主席，早晨。我今早發言支持政府《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

現在當局提出一項修正案，把稅務寬免的百分比由75%提高至100%，但每宗個案的上限維持在2萬元。這項優化措施可令143萬名納稅人或企業額外節省18億4,000萬元稅款。

現時，很多市民均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很多人的"飯碗"快將打碎，單靠這些措施並不足夠。我們難得有機會就政府運用公共財政來紓困或刺激經濟進行辯論，我亦要談談我的一些看法。第一，即使沒有6月9日開始的"修例風波"，本港的經濟亦已步入衰退，動力一直在減弱。

近數月，我們知道政府推出了兩輪紓困措施。第一輪，財政司司長推出191億元的紓困措施，第二輪是最近宣布的，涉及20億元。那些紓困措施是有針對性的，例如專為運輸業提供的燃油補貼。

因此，主席，我非常認同特區政府所言，首要工作是止暴制亂。如果旅客在外面聽到香港不安全，他們便不敢前來，連我的校友也不敢來進行field study，會議也全部取消。幸好，主席知得最清楚，我們高爾夫球會的Golf Open今年堅持繼續，也可拉回一些旅客。本地人不敢外出，怕出街遇路障或遇到黑衣人兇神惡煞。主席，我昨晚也有外出，出席香港印度商會的印度新年酒會，行政長官也有出席。

換言之，利民紓困的措施，每人2萬元退稅，增加百分比至100%，我是支持的，但政府這數天提出的"加碼"的針對性措施，我認為並不足夠。此外，對外宣傳不足夠，令市民安心方面也不足。不過，最重要的是政府真的能夠提出有效而有力的措施，真正做到止暴制亂，因為這個假借民主自由的運動，不會自行停止的，這些人不會停止，他們已經玩到失控。司長，請你快快幫忙特首，想個辦法停止這情況，否則，我們這座美好城市的百年繁華，便真的會在今屆政府手中終結。

香港的稅收作為二次分配的手段，確實是很弱的二次分配，因為我們一向奉行低稅率的收入，付出的較外國少得多。不過，當一次、二次及三次分配都做得不理想時，其實會令很多經濟問題變成政治問題，然後爆發。在香港，大家理解的一次分配是各自的收入，大家是憑藉個人努力而爭取回來的，但我們的一次分配能否令人覺得可以在這城市安心生活呢？香港要取得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我們是要放棄很多在一次分配中可令大家感到較公平的措施，以致這些措施大為減少。標準工時和最低工資，但我們的力度卻遠較外國弱小。更甚的是，香港政府甚至將這種一次分配的不公加劇，例如採用外判制。

最低工資亦沒有辦法可以為我們提供保障，而且最低工資只是最近十年八年的事，加上標準工時亦未有着落，香港的一次分配確實很難令香港人感到滿意。

但是，這二次分配究竟是否足夠呢？

除此之外，今次的"派糖"或其他一些利民紓困措施都是搔不着癢處。雖然我們歡迎這些措施，但它們搔得着癢處嗎？我們這些支持政府的人得不到幫助，不支持政府的人也得不到，更埋怨政府為何得不到。為何會有這情況出現呢？

其實，國內有些學者已提到現時不單只有一次分配及二次分配，還有三次分配。

這種補漏拾遺的做法與關愛基金的作用有點相似，但現時關愛基金變相已經全由政府注資，市民的捐助越來越少。所以，這種一、二、三次分配確實在香港做得不好，亦缺乏力度。其實，很多小的政治問題都會因此而在經濟方面埋下一個深層的地雷，遲早都會爆發出來。所以，我認為政府可以藉着這次運動處理一些問題——正如我每次都說"有危便有機"——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呢？我認為政府可以再思考一下，特別是從稅制或透過政府的動作進行二次分配來再分配社會資源。

主席，自由黨當然希望《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盡快通過，給處於水深火熱的業界一點幫助，為他們打氣，因為現時業界士氣低落，亦可為繳稅的市民帶來少許紓緩作用。不過，《條例草案》涉及的減壓措施其實非常有限，主要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須繳交的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以反映當局在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的部分寬減措施，涉及的稅款約為億元。有關扣減會在納稅人2018-2019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中反映。受惠者只有約190萬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以及約145,000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可見《條例草案》幫助的對象是有能力交稅的一群，故可以預期，大部分中小微企及市民也未能受惠。

此外，自由黨亦曾建議預算案提高個人基本免稅額至15萬元，要求現屆政府切實考慮，但未獲接納。當局解釋，過去數年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已作出多項調整，以減輕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包括自2018-2019課稅年度起稅階已由4個增至5個，而各個稅階已由2017-2018課稅年度起由40,000元擴闊至45,000元，繼而由2018-2019課稅年度起擴闊至50,000元，邊際稅率亦有所調整。話雖如此，但這些調整其實只是杯水車薪。中產本來便要背負許多生活負擔，又甚少獲政府的照顧，可謂有苦自己知，近期經濟急劇下滑，對他們的收入也有影響，與商界一樣面對資金周轉問題。在這艱難時刻，政府實在更應回應他們的需要。須知道，2018-2019財政年度的實際盈餘高達587億元，雖然有預計指明年會出現赤字，但由於本港財政儲備已突破11,000億元大關，面對香港現時惡劣的經濟環境，相信當局仍然有能力承擔更多。正如昨天"財爺"在宣布新一輪紓困措施時也表示，香港有穩健的財政儲備。除了中產，中小微企的需要更不用多說，他們可說是在垂危的邊緣，自由黨已多次呼籲當局特事特辦，提供多方面的一次性救急扶危措施。公道地說，"財爺"也有聽取我們的意見，於8月15日宣布額外為業界及市民提供一系列紓困措施，除了進一步增加稅務寬免外，還豁免工商業污水附加費、食肆牌照，以及限制出售食物許可證等牌照費用在內的27類政府收費。

我和自由黨均歡迎上述的"加碼"措施。然而，由於示威衝突持續未止，業界仍然未敢樂觀。單是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已由今年6月至8月的5.4%，大幅上升至7月至9月的6%，是6年以來的新高，反映有食肆開始縮減人手及結業。最新9月份提交破產呈請的公司數目，亦按年急增了35.75%至691宗。據我從業界收到的消息，10月的情況會更加慘烈。主席，現時企業普遍有流動資金嚴重不足的狀況，而政府現有的貸款基金計劃大都幫不上忙。

因此，藉着今天的機會，我一再向當局呼籲，接納我近日多次提出的建議，重新推出類似SARS時期曾推行的信貸擔保計劃，為貸款作出100%擔保，讓業界用作支付僱員的薪酬。這不單可以減輕中小企的負擔，亦有助保障僱員不致失業。其實，2003年SARS時期推出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深受商界歡迎，不單為貸款提供100%擔保，申請條件及程序亦簡單，反之，近年政府推出的貸款計劃已經找不到這些優點。當然，最簡單直接協助業界的方法就是派現金。因此，自由黨在9月中旬會見行政長官時已表達我們對今年施政報告的期望，希望政府當局可以向零售和飲食店鋪提供一次性的1萬元現金資助，連鎖集團店鋪則以一家為上限，紓解當前的困境。此外，自由黨亦建議當局下年度不但維持上年度提供4季差餉寬免措施，並把上限增至每季度3,000元。鑒於中美貿易戰及反修例風波持續不息，自由黨亦建議當局立即暫停所有工商企業繳付預繳稅，如上年度的預繳稅對沖稅款後還有餘額，當局應退回相關款項，以協助工商企業應對當前的困難。坦白說，以上建議的措施未必挽救到嚴重虧損的店鋪，但應可改善整體市場氣氛。

反修例風波已經令全港店鋪的營商環境急劇惡化，加上內地及海外旅客亦因為香港治安變壞而放棄來港旅遊，令零售業及飲食業成為今次風波的重災區。

至於中產人士，自由黨也提議設立10萬元租金免稅額。我們在2011-2012年度已經提出有關建議，為未有物業及要租住私樓的中產提供為期5年，每年最多10萬元的租金免稅額。此建議獲得社會及多個黨派支持。政府應該正視民意，在這個困難的時間更應該立即推行。我明白當局會密切觀察社會的實際情況，繼續因應需要推出其他協助企業和市民渡過難關的措施，故我期望昨天宣布的紓困措施不會是最後一輪，並且會有更多具針對性、有效的援助措施陸續出爐。

所以，我希望局長回顧當時的計劃，再與司長研究是否可以採納。

主席，2019-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透過修訂《稅務條例》，以落實有關措施。最近政府提出進一步的稅務寬免，將稅項扣減的訂明百分率，由75%提升至100%，並就此提出相應的委員會階段修正案，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條例草案》和有關修正案。我相信很多市民也記得，其實這項《條例草案》本應在上一個立法年度，即休會之前處理好，但大家也知道，在7月1日，立法會遭受嚴重衝擊和破壞，令這些惠民措施未能及時惠及市民。主席，我想指出，今個年度的預算案提供的是一次性的稅務寬減，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的寬減本來與上年度同樣是75%，後來調整至100%，但上年度的稅務寬減上限是3萬元，今年改為2萬元，實際上是"縮了水"。大家一般都認同，最能讓中產受惠的措施是薪俸稅退稅或差餉寬免，但今年這兩項措施同樣"縮水"，難怪中產感到有點失望。民建聯認為，中產是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政府對他們一直支援不足，所以民建聯曾就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提出不少支援中產的措施，可惜政府一如以往，左耳入、右耳出，該聽取的卻不聽取，完全沒有接納我們的建議，包括為沒有擁有自置物業的納稅人設立居所租金扣稅額，上限是10萬元，享用年期是20年。

此外，很多雙職家庭均有長者或需要照顧的小朋友，他們迫不得已聘請外傭，政府有否考慮就聘請外傭的開支設立扣稅額，以減輕這些家庭的負擔呢？主席，我想藉此機會再次提醒政府，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考慮。此外，有關免稅額的制度，我們過往曾提出很多優化的建議，包括將子女免稅額由12萬元提高至132,000元，與個人基本免稅額看齊；容許有超過一名子女的父母分開申索個別子女的免稅額；准許兄弟姐妹攤分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免稅額，以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可以扣稅等。

政府經常說涉及龐大開支，但司長，老實說，政府在其他地方所浪費的金錢，我相信也不止這個數目。希望當局真的能夠進行改革，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主席，我不得不提，有一點令我感到非常不滿，也是關於"派糖"的措施，我一定要談談4,000元的"派錢"計劃。上年度預算案推出向市民派發4,000元的關愛共享計劃，但老實說，大家也可看到，籌備過程緩慢，行政成本高昂，加上執行混亂，以致市民怨聲載道。

我們一直代街坊填寫表格和遞交資料，以至代街坊追問情況。主席、司長，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來到我們的辦事處詢問為何仍未收到款項。

便是罵政府做得差。

這些"派糖"措施，我相信大家也認為是有需要的，但現在大家更深切關注的，是目前的經濟或社會情況已經漸入寒冬，政府究竟有否任何準備，幫助香港人、香港朋友渡過嚴寒呢？在中美貿易摩擦和近期本港的政治風暴不斷升溫之下，我相信整體經濟已經受到雙重打擊。連日來示威衝擊活動不但有增無減，更變本加厲。大家看到多個港鐵站及多間商戶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港鐵要停駛，有商鋪無故遭人大肆破壞，避無可避。

主席，這些縱火、投擲汽油彈、打爛入閘機等行為，其實真的令市民誠惶誠恐，大家也非常擔心。經濟，以至整體零售和銷售市道，也嚴重受創。老實說，政府下了甚麼工夫，真正協助他們呢？多個國家發出旅遊警告，所有人均擔心人身安全。過去我們經常說香港是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城市，但我現在已不敢再說這句話了。主席，我期望政府真的要思索一下，如何透過不同的措施提供有效的協助，不要只做了少許事便當作是做完了所有事。主席，香港的經濟正面對嚴重的衰退危機，整體經濟持續低迷，甚至有公司已出現裁員潮，特別是我們經常見到的中小企。我們社區內有不少商戶已紛紛倒閉，飲食業、旅遊業，甚至很多個體戶均受到嚴重衝擊。

但除了商戶外，其實運輸業界很多我們稱為駕駛"搵食車"的朋友，情況也非常吃緊。我藉此機會再次提出，我們希望房署能夠在其旗下的屋邨停車場提供一定的租金減免。此外，香港經濟正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我們期望政府能夠呼籲——但政府完全不願做——領展、其拆售的物業業主，又或其他商場業主可以履行社會責任，仿效房署向商戶提供租金減免，共渡時艱。主席，今天大家也知道，局長昨天已經正式撤回有關條例草案，事件亦應告一段落。這麼多個月來，香港面對自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暴亂，令香港市民生活在誠惶誠恐之中。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好好思考，我相信"止暴制亂"是香港普羅市民的主流期盼。主席，我們現在看到，暴力示威行動對香港造成5項破壞，包括：破壞香港的設施、破壞香港的法治、破壞香港的經濟、破壞香港的聲譽，甚至破壞香港的民主自由。坦白說，示威遊行經常出現，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我認為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是香港一直以來的核心價值，但現在我們卻看到，示威者口口聲聲說爭取民主自由，但普通市民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甚至出行自由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更離譜的是有人呼籲在選舉日將長者的身份證收藏起來，不讓他們投票，而互聯網上已有言論談及如何搗亂投票站。主席，你認為這就是香港的民主嗎？你認為這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所說的民主，並在不同方面體現嗎？市民對於現時香港亂七八糟的情況感到痛心、傷心、憤怒及擔憂，大部分市民不希望被"攬炒"，我知道市民的主流心願是香港能盡快止暴制亂，回復平靜，重建家園。我藉此機會，請司長和局長聆聽我這番苦口婆心的說話，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汲取教訓，並認真反思各項問題：究竟香港市民對政府有何不滿？

香港需要藉這次機會進行改革，如果政府不突破舊有思維，不突破現有的框架，我認為政府將無法令香港繼續向前走，亦難以回應香港市民的訴求。主席，我很希望在這段時間，政府真的思考一下，接下來如何與香港人一起走過最艱難的一年。

最後，我作出呼籲，希望議會內其他黨派的同事真的要幫幫忙，不要再美化暴力，不論大家屬於甚麼顏色、有何看法、事態進展為何，暴力也不應出現。暴力無法解決問題，我相信這是十分清晰的，我們一定要與暴力割席，我不希望我們的同事會繼續支持暴力行為。主席，這篇發言稿是我昨天落區進行家訪與市民聊天後，今天早上回來再作修改的，當中很多都是公道的說話。市民一直希望政府、希望立法會內不同黨派的議員、希望不同的持份者真的可以為拯救香港而做一些事。所以，主席，不論是政府、司長或局長，我希望他們不會只坐在席上聆聽，而是真的能夠明白香港市民對於香港現時的困局感到無奈和傷心，希望他們能給予香港一條生路。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二讀。為了減輕納稅人負擔，"財爺"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條例草案》的目的便是修訂《稅務條例》，以實施上述建議。主席，香港在外憂內患的夾擊下，經濟衰退的風險明顯上升。在8月中，政府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降低為0%至1%，同時"破格"在財政年度中途加碼紓困，公布總額191億元的"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的措施。除了修訂《條例草案》，將稅務寬免由75%增至100%，上限維持在2萬元外，同時公布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長者津貼等額外發放一個月的金額、公屋住戶免交一個月租金、全港幼稚園、中、小學學生每人派2,500元，以及全民電費補貼2,000元等。"財爺"希望這些紓困措施能夠為香港經濟帶來0.3%的提振作用，期望市民口袋裏有多一點錢，可以透過消費等行為幫助香港經濟。我們支持《條例草案》，以至其他"撐企業、紓民困"的措施。

倘若特區政府無法止暴制亂，不論政府如何有心地推出多輪紓困措施，對很多市民來說，只是聊勝於無。主席，局長，保護人身安全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要恢復香港秩序，重建法治權威，以及重新凝聚市民，還有很多工作有待政府處理，當中固然有緩急先後之分，而目前政府必須處理的，最重要是確保商店免被破壞，市民出門無需擔心，說話亦無需恐懼。主席，受到暴力示威的影響，本地消費意欲持續低迷，店鋪食肆生意已大減。我最近不斷做"街站"和"落區"的工作，有商店老闆捉住我的手對我說他的生意少了一半，我問他可否公開說出他的慘況，但他拒絕，因為他擔心會被針對，屆時便更慘。局長有沒有落區聆聽他們的心聲？有沒有想辦法為他們解決問題？商店現時因為政治立場，很多中資背景的店鋪被大肆破壞。有些更慘，由於它們的前老闆或創辦人的親人在聯合國發表的意見引起不滿，結果令店鋪被騷擾。局長，現時不單是大環境導致經濟低迷，而是出現了這些情況，市民周末和周日也不出門，旺區的商店又被迫關門。局長，除了紓困外，市民更希望看到特區政府以至整個團隊全心全力止暴制亂。雖然局長提出的這項《條例草案》只關乎稅務寬免，但稅務寬免只能治標，甚至連治標也說不上，只可算稍為顯示心意，局長可否談談——因為我們實在太長時間沒有開會——你在過去數月就這方面做了甚麼工作。正如那天我質詢邱騰華局長，其實我對他的答覆有點失望，他回答時的意思是說沒有到過中資機構或被破壞的商店了解情況。

除了推出現時的措施外，你的團隊實質做了甚麼幫助他們呢？主席，雖然說這些措施作用不大，但我們都會支持，亦相信有總好過沒有。

除了香港面對內憂外患外，其實立法會同樣面對內憂外患。

當時曾參與視察的人——主席你當時也在——真的感到非常心痛，亦令人感到非常憤怒。很多激進暴力示威者說要爭取民主、捍衞香港核心價值，但他們所做的是甚麼呢？連莊嚴的議會也不放過、連商店也不放過、連不同政治立場的商店也不放過。主席，難道我們說的民主便是這種民主嗎？難道我們說的民主，便是可以縱容使用極端暴力來摧毀、癱瘓議會運作及癱瘓香港的正常運作嗎？難道我們所說的法治，就是一個沒有立法機關、無法無天，以及誰大誰惡誰夠膽破壞便是正確的香港嗎？主席，我們真的憤怒很久了，大家可能問為何我們要說這麼多，這是因為近數月以來，我們實在無法向政府表達，亦看不到政府採取有效止暴制亂的措施，市民確實已"嬲到爆炸"。主席，破壞容易，建設難。一天便已破壞立法會，但立法會復修需費5,000萬元公帑，需時超過3個月，更要工人日夜趕工才能在新會期開會。主席，市民看到立法會遭破壞的畫面當然感到心痛，而對於涉及的公帑，大家可能覺得政府有很多錢，但大家有否想過被破壞的商店要承受多少損失呢？早前警察記者會也指出，對於被嚴重破壞的商店，估計有單一店鋪損失達數百萬元，至今被破壞的店鋪已超過100間，直接的經濟損失可能是數以億元計。

他們不單需要紓困措施，還要政府止暴制亂，恢復秩序，讓香港市民可以重新過正常生活。局長你是管治團隊的成員，你也有責任，現在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你作為團隊的成員，究竟你們正在做甚麼呢？主席，我亦要感謝秘書處，因為我們能夠繼續開會，秘書處和工作人員的努力必須予以肯定。立法會能夠在數個月內，由破爛不堪及甚麼系統也被完全破壞和割斷，到今天能夠讓我們繼續在此辯論，其實也是因為他們很努力在近數月內日夜趕工。

政府要解決很多問題，也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夠好，但連施政報告也無法宣讀，市民也只能觀看直播，我自己也要看畢直播才能作出回應。

我也多次問，選不到主席，不能夠召開會議，究竟是誰受害？

我們有這麼多事情要做，外面已弄成這樣，如果議會仍然是一個不能運作的地方，不論作為辯論的地方或讓香港繼續向前的地方，試問市民可以怎樣呢？主席，財委會的情況更令人擔心，我們已積壓了44項超過700億元的工程撥款尚未處理，當中有醫院重建、隧道維修、水務、渠務設施等。很多區內市民和業界人士也問我們何時會再召開會議，他們真的在等候開工，涉及14,000個職位。現在全民就業，大家可能不覺得失業的問題很近，但如果香港繼續被"攬炒"，很快便會有市民失業。如果財委會繼續停工，我們不批出撥款，亦會有市民無法開工。很多市民是手停口停的，如果一個月、兩個月也沒收入的話，供樓也可能負擔不來，他們的生活將會直接受害。所以，儘管大家有不同意見，你可以反對、可以表達，但我認為我們有責任讓議會認真進行討論，特別是財委會那些已積壓多月的工程，我們希望能夠繼續發揮立法會的角色，繼續監察政府。我們知道，市民也不希望立法會是橡皮圖章，大家可以批評，要求政府改善和改進，但同樣地，市民也不希望立法會不斷阻撓，以致甚麼事情也做不了。主席，反修例風波已持續4個多月，正如我剛才多次提到，實際上已重創香港的經濟。政府早前已發出預警，今年經濟增長可能是零，是10年以來最差。剛才有多位商界朋友也指出，今次的打擊比SARS更大。如果大家落區跟商店及業界朋友傾談也會知道，所以，今年極有可能會錄得首年的財政赤字。當然，我們有儲備，但也不能輕視未來的風浪究竟有多大，因為現時香港面對的不單是香港本土的問題，示威看似只是香港的事情，但大家也明白今次這事件是在中美貿易戰之下發生，然後釀成這麼大的風波。所以，我們遭受的內憂外患是本地示威持續，加上中美貿易戰持續，而大家也看到，現在連台灣也加入戰團當中，可見香港的情況是多麼複雜，我們亦看不到這些政治風波可以在短期內平息。所以，我們必須小心謹慎，政府亦要為我們緊密注視情況，最重要的是恢復秩序，止暴制亂，讓市民過正常生活，市民便會真正多謝你，希望局長稍後能有合適的回應。

財政司司長在今年初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建議一次性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75%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上限為2萬元，以減輕納稅人負擔。今年8月，鑒於香港當前經濟情況，財政司司長再進一步將75%的寬減百分比提升至100%，上限仍然維持於2萬元，預計有143萬名納稅人或企業受惠，能額外節省約18億4,000萬元稅款。作為短期的紓困措施，我對此表示歡迎和支持。事實上，這些紓困措施於香港而言是迫切需要的。香港經濟環境正面臨巨大挑戰，當中有幾項因素。第一個因素是中美貿易摩擦，香港位處其中，一定會受到影響。

香港示威衝突持續數月，這些影響並非一時三刻能夠解決。不同國家和地區向香港發出旅遊警示，對我們的旅遊業及飲食業均造成嚴重打擊。香港市民在星期六、日更是不敢外出，寧願留在家中或較安全的地方。我們的旅遊業、服務業、零售業、飲食業等養活不少"打工仔"的重要行業均受到嚴重影響。不少"打工仔"現時可能已在放無薪假，甚至已被裁員。若要恢復旅客或市民的信心，我相信需時甚久。我甚至可以預期香港經濟前景或全球經濟前景均不太樂觀，所以這些紓困措施的確很迫切。

然而，要知道香港的生活成本非常高，租金高昂並非甚麼新鮮事，供養子女的經濟壓力也十分大。

調整稅務寬減的百分比及稅制，目的當然是惠民紓困。但是，單單調整稅務寬減百分比並不足夠，政府應該多管齊下，推出更多配套措施，特別是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可幸，政府沒有視而不見，也有做到一些工夫。

"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包括豁免27項政府收費12個月，以及政府土地租約的租金減半6個月等；而"紓民困"的措施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長者生活津貼、在職家庭津貼等多項津貼額外發放1個月的標準金額；公屋較低收入租戶免租1個月；關愛基金為"N無人士"提供一次過生活津貼；電力住宅用戶一次性2,000元的電費補貼；向幼稚園及中小學生發放每人2,500元津貼等。

不過，現時社會及經濟環境不知何時才會好轉，中小企及市民需要極長期面對如此低迷的經濟情況。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可以延長及加大有關措施。這不單會為市民打下強心針，亦顯示政府願意與市民共渡難關。

我相信沒有人想經常要求一些紓困措施或申領政府的津貼。

所以，政府應該針對這些情況制訂及實行措施。

雖然香港過去一直領先，但有其他地方比我們做得好時，我們就必須承認和反思。

因此，我希望政府經歷這數個月或可能更長時間的社會衝擊之後，除了應該紓解民困，亦有責任盡快平亂。當然，單是平亂並不足夠，應該把握今次的機會，在社會進行一次大改革，包括針對公務員的思維和行政方式及架床疊屋的政策進行改革。

我希望政府能夠痛定思痛，進行一次大改革。

主席，今天政府提出的《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旨在落實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一次性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建議。《條例草案》原計劃在上個立法年度通過，但最終卻因立法會在7月1日受到示威者的衝擊，造成嚴重破壞，立法會須提早休會進行復修，導致《條例草案》至今未能通過。財政司司長在2月宣讀新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時，建議寬減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而每宗寬減的最高金額為2萬元。建議的最高金額較2017-2018課稅年度的3萬元減少1萬元，確實令人失望，特別是2018-2019課稅年度的實際經濟環境相對2017-2018年度為差。就航運物流業而言，自中美貿易摩擦展開以來，該行業受到嚴重衝擊。香港的貨運量持續下跌，貨櫃吞吐量由去年2月至今年8月已連續下跌19個月，8月份的貨櫃吞吐量更較去年同期累跌7.4%，香港的港口貨櫃吞吐量排名已退居至全球第八位。至於總貨運量方面，2018年本港總貨運量較2017年下跌7.6%，而今年上半年的總貨運量亦較去年同期累跌2.9%。在海運、陸運及空運方面，跌幅較大的是空運。單就今年8月份而言，香港國際機場已錄得11.9%的跌幅，今年首8個月則累跌7.6%。在中美貿易矛盾持續下，環球經濟波動。與此同時，《逃犯條例》引致的示威及衝突持續，市民出外消費意欲下降，訪港旅客人數暴跌，零售及飲食等行業均受到嚴重衝擊。在內外夾擊下，政府已將2019年本地生產總值的實質增長一再下調，可見本港經濟情況不容樂觀。因應經濟環境不明朗，財政司司長於8月15日公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的措施，當中接納了自由黨不少建議，包括寬減各項政府收費及物業租金、豁免商用車輛及船隻的牌照費、免驗車費、減免供物流作業的短期租約土地租金50%，為期6個月等。此外，在稅務寬免方面，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寬免額亦上調，由75%增至100%，但最高寬減金額只維持在2萬元，與自由黨建議的4萬元仍有差距。由於先前的《條例草案》在上個立法年度未能恢復二讀，政府因而就新建議對原先的《條例草案》作出修訂。雖然新修訂的《條例草案》並未交由法案委員會討論，但對於上調的寬免額，我相信議會內各黨派議員也會急市民所急，絕無異議。新修訂的建議經書面傳閱後，在限期前並無收到任何反對意見，立法會主席因而批准免卻政府就有關修訂作出預告，令《條例草案》能夠在今天新一個立法年度開始的第一個正式會議上恢復二讀，務求有關修訂能夠盡快獲得通過及落實，以紓緩市民及企業的稅務負擔。政府建議的最高2萬元稅務寬減，對中小微企而言只是聊勝於無。但大家也明白，香港中小微企佔本港企業總數逾98%，僱員人數佔全港私營機構46%。如果能夠在經濟困難時期保住中小微企，將有助穩定香港的經濟及就業市場。現時中小微企面對的最大困難是融資問題。經濟疲弱，銀行相繼"收遮"，導致中小微企的現金流甚為緊張。以運輸業界的紅色小巴為例，一些老舊歐盟III期柴油小巴必須在今年年底前更換，否則將不獲續牌。但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銀行紛紛收緊按揭貸款以減低壞帳風險，令很多小巴車主無法上會更換車輛。因此，財政司司長必須推出額外措施，以鼓勵銀行加大支持中小微企的力度，特別是在壓力測試要求方面，例如在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的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九成甚至百分百的信貸擔保計劃，讓中小企可以安然渡過現時的困難時期。

事實上，正如財政司司長所說，過去數月香港正受經濟颱風吹襲，加上社會動盪不穩，很多中小企完全沒有生意。以車輛供應鏈為例，商用車主紛紛因前景不明而剎停換車計劃，導致買賣車輛的車商、車身裝嵌商以至供應車廂座椅的商戶全部零生意。如果情況持續，整條車輛產業供應鏈將會因裁員及結業潮而出現斷層。更嚴重的後遺症是，如現有企業被迫倒閉，日後當社會環境改變而它們又想重新開業，也將面對土地及人力資源問題。它們基本上無法重新開業，不利於行業的持續發展。因此，政府必須在這個關鍵時刻推出刺激市場消費的措施，例如盡快推出行政長官在2018年施政報告提出的淘汰歐盟IV期以前柴油商業車輛特惠補償計劃，讓供應鏈能夠持續運作，不致中斷。車輛供應鏈只是冰山一角，很多行業均面對同樣問題。因此，政府的紓困措施必須多管齊下，除了稅務寬免外，還要推出令社會經濟持續運行的措施。因應近日經常發生的示威堵路，商用車輛如的士和紅色小巴等的生意大跌三至五成，再加上有司機曾被暴徒毆打，導致很多前線司機以人身安全為由拒絕開工，很多商用車輛因司機不足而被迫閒置。因應前線司機是最受影響的一群，而他們在先前的紓困措施中並無受惠，我就此去信財政司司長要求補貼商用車輛的燃油費，一方面為了減輕前線司機的負擔，另一方面亦希望提供誘因，鼓勵司機開工，避免"有車無人開"的情況持續加劇，以保持一定的陸路交通運輸服務。此外，我亦要求財政司司長減免用作停車場的短期租約土地租金50%，以減輕運輸業界的負擔。我很高興財政司司長前天公布落實向商用車輛提供約三分之一的燃油費補貼，為期6個月，以及減免停車場一半租金，同樣為期6個月。雖然相關措施對運輸業而言只是杯水車薪，但既然未知社會何時能夠重回正軌，經濟何時才能復蘇，前線司機和運輸業的從業員也要過活，我希望有關措施能夠盡快落實，讓業界暫時有喘息空間。至於物流業方面，財政司司長在前天公布的第三輪紓困措施中並無任何着墨，但為了讓本港的航運物流業得以持續發展，我建議政府考慮補貼或促使香港機場管理局寬減機場商戶的租金及貨運站的處理費等。此外，政府應同時考慮補貼遠洋輪船的領航費以保持和吸引貨船靠泊香港，以及促進香港的港口服務等。相關措施務求讓各行各業在這個艱難時期仍能持續運作，令香港的經濟發展不致停滯不前。

因此，這次真的對香港造成很大傷害。

有鑒於此，我認為政府真的要認真重視，現在究竟發生甚麼事情。

說完這些問題，我們始終要談談實際情況，甚麼是實際情況呢？

我目前只能看到8月份的數字，由每月約359萬人次減少160萬人次，即減少了接近一半。另外，有關企業的投資意向方面，香港中小型企業動向指數急跌至32.1，差不多是過去8年以來的紀錄新低，可見情況真的很嚴重。至於寫字樓的空置率，即出租空置率方面，亦於8月份創下5年以來的新高，這意味着有很多單位空置。其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到油尖旺區一帶逛街，那裏商鋪林立，但大家現在看到有很多"吉鋪"出租、"吉鋪"出售。

當然，很多經濟問題的出現，不能只歸咎於這兩三個月的因素，全球經濟環境欠佳，是大家可以預計到的。

大家知道失業情況嚴重，儘管目前的整體失業率看似不高，仍然維持於2.9%，但不要忘記，在基層行業中，例如餐飲業的失業率是6%，現時估計約有15,000人失業，顯示餐飲業的失業情況很嚴重。

大家不要認為︰我們現在要為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所以沒有辦法，你們先忍一忍，我們是為你們爭取民主自由。提到民主自由，我現在仍不知道他們在爭取甚麼。香港其實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地方，對不對？

主席，我希望政府能進一步考慮推出一些政策，從而刺激消費，為民紓困。

主席，我不是說笑，我要告訴大家，這種情況一旦持續下去，我真的不排除會提出一項議案，要求任何參與這次暴亂行為、曾經出席這些暴亂活動，以及支持暴徒的議員，通通減薪一半。

主席，因應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議，《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在今年3月刊憲，提出一次性寬免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至今年8月15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宣布，因應香港嚴峻的經濟形勢，推出一系列支援企業和市民的措施，當中包括將上述預算案建議的寬減比率由75%提升至100%，每宗個案的上限維持在2萬元。估計有143萬名納稅人或企業受惠，可額外節省合共18億4,000萬元稅款。特區政府自2011-2012課稅年度起，每個年度均就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提供稅務扣減。我認為特區政府已正面回應了中產階級的訴求。政府今年採取新做法，政策"成熟一項推一項"。預算案原本建議75%寬免比率，但基於經濟情況，財政司司長於8月宣布將相關比率由75%調高至100%，並藉着今次對《條例草案》提出修訂加以落實，這做法是可取的。目前經濟狀況嚴峻，本地方面，示威浪潮持續，激進暴力行為未見減退跡象。對外方面，香港成為中美貿易戰的棋子，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的關稅預料會維持一段時間。主席，如情況持續，未見改善，香港將有近兩成企業支撐不住，在今年年底倒閉。政府的稅務寬免措施的確有助中產住戶、專業人士和錄得微利的中小企。正如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在回應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時指出，除了財政司司長較早前提出的企業支援措施外，政府應進一步推出針對個別業界的支援措施。財政司司長在星期一宣布第三輪支援企業措施，包括燃料和檢驗費補貼、擴大政府場地的租金寬免範圍等。

在支援中小企方面，除了稅務寬減，我希望政府容許暫緩繳付暫繳利得稅或容許免息分期付款，以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同時，政府亦應考慮調低法團的標準利得稅率。其實大家也看到，相比鄰近地區，香港近年在營商環境上的優勢逐漸收窄。

主席，在近日的反修例風波中，經常聽到"攬炒"二字。無論"攬炒"的目的和手段為何，正如特首所言，其實是玉石俱焚，對大家毫無好處。暴力分子策動"攬炒"，首當其衝的是旅遊業、零售業、酒店業、餐飲業、娛樂業及物流業。商界朋友向我反映，上述行業的生意平均減少三成至五成。這些行業的邊際利潤本已微薄，難以承受生意如此大幅地回落，有些公司已相繼結業。"攬炒"亦開始對基層市民產生負面影響，如情況在短期內無法改善，無論推出甚麼稅務寬免措施，市民也無法受惠，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收入，何來納稅？

如此一來，不同意見、觀點可以和平碰撞，透過商議找到最大公約數，在理性的政治妥協智慧下最終讓不同觀點達致共識，這是最好的。如大家不尊重對方的看法，便等於抹煞言論自由，破壞我們得來不易的核心價值。

香港經濟的下行壓力顯著，中小企近年面對各方面的經營困難，在貸款融資方面的壓力尤為巨大。特區政府在8月宣布推出一系列支援中小企的措施，包括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的償還本金期，以及推出九成信貸擔保產品，提供最高600萬元貸款，還款期長達5年，並豁免企業最少具1年營運經驗的要求，亦無須提供經審計的財務文件，實有助鼓勵創業人士及中小企申請，以取得營運資金。不少企業均表示有興趣，但對申請存有疑問，亦憂慮申請需時。作為工業界的代表，我當然希望這類資助計劃能盡量簡化程序，無須申請人"交論文"，亦希望更多企業能成功申請貸款。另一方面，對於商界過去經常面對俗稱"錢不過界"的規限，即是說政府很多資助項目只適用於本港業務，海外業務無法受惠。我認為政府應拆牆鬆綁，全面考慮香港企業的優勢，幫助中小企"走出去"，開拓"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機遇。香港經濟正處於內外夾擊的下行期，部分中小企可能正處於當風位置，財政司司長就形容，這場風暴恐怕比8號或10號風球更猛烈，形勢相當嚴峻。因此，我希望政府繼續關注工商界經營上的困難，並適時推出更多支援措施，協助本港企業渡過難關。

香港早應設法讓產業多元化，鼓勵高端並可回流香港的第一產業——即工業——回流香港。那麼服務業一旦下行，如今天般面對巨大壓力，則仍有第一、第二產業支撐香港經濟。希望政府能聆聽我的意見。主席，我謹此陳辭。

特區政府"派糖"，願意和市民分享經濟成果，本來是令人開心的事。

在今天的香港，市民生活不了，周末不敢外出，每晚要趕在10時港鐵停止服務前回家，地鐵站隨時會被人瘋狂破壞而緊急關閉，大家不敢在公眾地方說話，亦不敢隨便用手提電話拍攝，因為隨時會被"私了"。商店食肆經營不了，因為市民不敢外出消遣，大家也不消費。商店食肆更要面對隨時被暴徒"裝修"，損失慘重。此時此刻，社會沒有對錯，社會不講法律，市民的生活苦不堪言。這次政府推出的紓困措施不可以再叫做"糖"，只是一粒"止痛藥"，一粒暫時減輕痛楚的"止痛藥"，但藥力一過，市民還是繼續受苦。

陳司長在公布紓困措施時亦指出，香港經濟第二季極有可能轉差，並且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在外圍方面，中美貿易戰的談判反反覆覆，原本以為中國四川才有變臉大師，誰不知美國華盛頓白宮更有高手之中的高手，而且臉譜天天新款、款款不同，可見貿易戰的結果是吉凶難料。英國方面又怎樣呢？整個社會圍着脫歐問題不停團團轉，究竟是"硬脫歐"、"軟脫歐"還是"不脫歐"，到今天仍然說不定。中東地緣政局持續緊張，市場又憂慮世界主要經濟體會出現衰退，令到香港各行各業，尤其是進出口、物流及相關行業的前景非常困難。本港方面，過去數個月的社會動亂已經嚴重打擊旅遊、零售、地產以至餐飲行業，更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多個國際評級機構在過去數月已紛紛調低本港的經濟前景指數和違約指標。例如，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宣布調低香港的違約評級至"AA"，展望為"負面"；穆迪調低香港的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標準普爾雖然維持本港信貸評級及展望指標不變，但指出在未來兩至3年香港的經濟增長將會減弱，如果局勢持續緊張，評級更會降低。

回看之前多個周末，黑衣暴徒以和平集會遊行作幌子，實質是四處搗亂、破壞、縱火、搶掠、傷人。暴徒有目標地針對與他們政見不同，又或有內地資金背景的企業，肆意縱火及破壞，導致某些商鋪至今未能恢復營業，甚至不敢營業，又或縮短營業時間。暴徒口中的理念看似很崇高，但他們用這種踐踏民主、踐踏自由、摧毀法治的方式去爭取連他們都說不清楚的未來，用"私了"的方式令政見不同的人士噤聲，用"裝修"的方式恐嚇支持政府或警方執法的企業，實際受苦的是一生在香港努力拼搏的每個香港人，是每天辛勤工作的市民。主席，本會部分議員不單未有譴責這些暴力行為，甚至選擇為暴徒掩飾，美化他們的行為，令到社會的情況雪上加霜。如果再這樣下去，即使今天議員投票支持通過這項紓困措施，對市民來說也於事無補，因為如果發展到如斯境地，還有議員不肯與暴力割席，不肯譴責暴力行為，對市民造成的傷害將會是萬劫不復，並非退稅可以彌補。主席，我當然支持政府今天提出的《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及修正案，同時亦強烈譴責暴徒及其支持者對社會造成的嚴重破壞，損害全港市民的利益。

他們如何能夠得益和受惠呢？我們建議政府舉辦一些"香港人遊香港"的本地團，最少能夠創造一些就業機會。

我認識很多的士司機。

但除此以外，政府也可以考慮之前提出的三隧分流方案中的一項措施，便是回程的士不管使用哪條隧道也劃一收費。

我不知道為何要這樣做。

現時他們真是"餐搵餐食餐餐清"，從事飲食業的沒有工作，導遊和領隊又因而沒有旅行團而"零開工"。

可否協助導遊和領隊，製造就業機會？可否在這段時間為他們提供失業補助？工聯會建議提供失業補助金，但多次公布紓困措施也不見這個安排，沒有工作的基層市民可以怎樣？剛才有很多同事也說，面對現時的經濟問題，政府當然要推出紓困措施，但更重要的是維持社會的治安和秩序。

我不知道局長是否覺得自己負責財經，所以覺得我剛才的發言與他不相干？不過，我想說，其實身為問責官員，任何範疇都理應與他有關。香港社會發生甚麼事都理應與他有關，因為他們有機會署任，假如特首辭任，便會由司長署任，然後由局長署任司長。

其實任何一位問責官員看到現時的亂局，都應該站出來發聲。無論就本身的工作範疇，或就整體的社會秩序，都要發聲。不過，這數個月來市民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政府去了哪裏？

他這麼"有型"，與"勇武"會面，那麼"傷店"怎麼樣？"傷店"是受傷的"傷"。被打的市民怎麼樣？

但是，市民聽完那些紓困措施後，覺得今次又沒有自己的份。我真的很"多謝"這個政府，搞到香港現在變成這樣。

政府無所作為，市民有甚麼依靠？只等政府每個月說有紓困措施，便幫到市民？

政府是否有勇氣和魄力出來發聲？有沒有問責官員有膽出來有魄力地發聲，說一句公道話？

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但我更希望政府除了這項修訂外，可以做多些動作，協助社會止暴制亂。

主席，特區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預計有關建議可惠及191萬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以及145,000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政府收入將因而減少189億元，當中170億元涉及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19億元涉及利得稅。今次的《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希望透過修訂《稅務條例》，落實有關建議。預算案提出稅務寬免，相信最能受惠的是中產人士。能夠紓緩中產人士的財政壓力，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我自然非常支持。事實上，寬減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基本上已成為每年度預算案的"例牌菜"。翻查資料，自2011-2012年度的預算案開始，特區政府已連續9年提出寬免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等措施，問題只是這碟菜是豐富點還是清淡點，例如稅務寬免的上限孰高孰低、有否增加子女免稅額或供養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等。與去年相比，特區政府去年的預算案似乎較為慷慨，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上限為3萬元，較今年的2萬元為多，而去年特區政府亦擴闊稅階，以及相應增加子女基本及額外免稅額，以及供養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誠然，2018-2019年度政府的財政盈餘只有587億元，較上年的1,489億元減少近1,000億元，但在環球經濟不明朗、印花稅和地價收入較預期有所減少的情況下，仍可達到近600億元盈餘。加上在去年推出大幅度的利得稅和薪俸稅寬減措施下，相關收入反而有所增加，由此可見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仍然十分穩健，實有充分條件為中產人士提供更多稅務寬免。這些稅務寬免除了可包括直接減稅外，亦可透過增設多項免稅額支援中產家庭在不同方面的開支。我所屬的新世紀論壇很早以前已向政府建議增設"私人醫療保險免稅額"，一方面可減輕中產家庭的稅務負擔，另一方面亦可藉此提供誘因鼓勵市民購買私人醫療保險，以及轉用私人營辦的醫療服務。事實上，近年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越來越大，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不少中產人士唯有轉用私營醫療服務。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在2018年進行的研究，本港市民投購個人醫療保險的比率在10年間由20%飆升至34%。個人醫療市場保費總額同期亦增加近兩倍，在2016年高達103億元。為中產人士設立"私人醫療保險免稅額"，減輕他們財務負擔的需要越見迫切。直至去年的預算案，政府終於提出類似的稅務扣減，市民為自己或受養人購買合資格自願醫保產品可作扣稅，上限為8,000元，相信對不少中產人士有一定幫助。除了醫保扣稅外，新世紀論壇去年亦曾建議政府設立"大廈維修免稅額"、"私人樓宇租金免稅額"及"子女教育免稅額"，可惜未獲政府採納。在"大廈維修免稅額"方面，新世紀論壇建議自住樓宇業主可以在10年內就其自住物業的大廈維修開支申請一次免稅額扣減，以鼓勵舊樓業主進行維修。事實上，香港的舊樓數目越來越多，根據屋宇署的數字，樓齡超過50年的私人住宅超過6,000幢，維修需要與日俱增，而大廈進行大型維修的開支對不少業主而言可謂所費不菲。最近施政報告宣布向"樓宇更新大行動2.0"額外撥款30億元，協助更多有需要的業主檢驗及修葺樓宇，而申請資格也有所放寬。然而，樓宇維修動輒需動用6位數字的金額，對一般中產家庭而言亦是不輕的財政負擔。因此，如政府能提供相關免稅額，相信一定能夠進一步減輕中產家庭的財政壓力。我期望這項建議在下年度的預算案能夠得到正面回應。新世紀論壇另一項建議是設立"私人樓宇租金免稅額"。近年樓價不斷飆升，對一些中產人士而言，要"上樓"並不容易。即使經過計算後，他們的收入能夠負擔供樓支出，要籌措首期"上車"亦非易事。因此，租住樓宇的中產家庭其實為數不少，而由於經濟預期進入下行周期，中產人士入市將更謹慎，選擇租住樓宇的情況可能更普遍。同時，在目前的稅制下，居所貸款利息可獲扣稅，每年免稅額為10萬元。政府可否考慮同樣為沒有物業並租住樓宇的人士提供相若的免稅額，讓已置業或未置業的中產家庭均可獲得支援呢？

另一方面，除了現有的供養子女免稅額外，新世紀論壇亦建議設立"子女教育免稅額"，讓子女的學費包括海外留學的學費可作扣稅用途。我相信每位家長也十分重視子女教育，希望能夠盡自己所能，給予子女最好的教育。

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考慮增設相關免稅額，減輕中產家庭在子女教育開支方面的負擔。主席，受到近日社會事件及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本地經濟下行壓力將會加大。為應付極具挑戰的經濟環境，財政司司長在8月15日率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撐企業、保就業及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所涉開支達191億元。相關措施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出"雙糧"、向每名中小學生發放2,500元津貼、代繳公屋租金1個月等，以紓緩基層的壓力。為照顧"N無人士"，財政司司長亦提出邀請關愛基金考慮為他們提供一次過生活津貼，而剛公布的施政報告更表示有關津貼會於下年度發放兩次。對於這些措施，我亦表示支持。針對中產人士，政府提出加強2018-2019課稅年度的稅務寬免，故需修訂《條例草案》，把課稅年度內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建議的75%提升至100%，預料有關寬免可惠及約143萬名納稅人和企業，讓他們額外節省約18億4,000萬元稅款。我亦支持這項修正案，希望可盡快落實。政府最近推出第三輪紓困措施，重點針對運輸業，包括為運輸業提供燃料補貼；資助的士、小巴及渡輪等行業三分之一的實際燃料開支，為期半年；擴闊政府物業租金寬免的範圍，以及向本地商用船隻提供一筆過檢驗費用補貼，涉及約20億元開支。其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亦宣布透過旅行社向出境旅客資助100元及入境旅客120元，以紓緩業界壓力，協助本地旅遊業走出困境，而我基本上對這些措施表示贊同。主席，香港經濟備受內外環境挑戰，我希望政府能夠繼續加強與不同行業進行緊密溝通，了解他們目前面對的困境，並陸續推出更多紓困措施，為這些行業提供針對性的支援。事實上，近月的風波令本地文化藝術和體育界受到很大影響，不少體育盛事如Formula E賽車賽事、單車節、維港泳，以至不少文化藝術活動和演唱會也基於不同因素而被迫取消或延期，對營運的團體以至企業構成很大財政壓力。

事實上，除了經濟上的支援，我亦建議政府應採納建議，鼓勵不同行業之間提供一些互惠互助的措施，以應對逆境。

雖然有人認為這是"縮水"措施，因為前一年的上限是3萬元，但對小市民而言，可以退稅總比沒有退稅好，故此我沒有理由不支持這項《條例草案》。不過，我希望政府不要認為這只是一項"縮水"措施，我認為它是"三縮"才對：一、是"縮水"；二、是"鐸叔"；及三、是"龜縮"。財政司司長在今年2月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提出寬免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個人入息課稅、利得稅等，以2萬元為上限，他表示受惠人士和企業有205萬，當時其實已遭不少市民批評為"縮水"，因為前一年的上限是3萬元，現在只是2萬元。然而，看回實際的預算數字，在2018-2019年度，政府收入的預算為5,964億元，較原本的預算低。根據政府的解釋，是因為地價和印花稅收入較預期少，但利得稅及薪俸稅的收入則較預期多出161億元。據消息人士指，2018-2019年度的預算利得稅為1,151億元，最終收入為1,660億元，根本上是有所增加，並預計在2019-2020年度有望再增至1,596億元。至於薪俸稅，由於去年退稅3萬元，故此2018-2019年度修訂收入為600億元，但本年度並沒有"加碼"，只退稅2萬元，加上政府預算就業市場向好，故此在2019-2020年度的預算亦增至666億元。最重要的是，香港現在擁有財政儲備11,616億元之多，相等於26個月的政府開支。看回上述條件，我們今年——說回2月期間——其實我們已十分具備條件上調今年的稅務寬減空間。

法案委員會在4月3日與當局舉行了1次會議，並已邀請公眾人士就《條例草案》提交意見書。

其實，大家有目共睹，亦知道和清楚了解當中的內容。

主席，在過去4個多月，社會局勢變差，暴力事件衝擊香港。正如我剛才所說，在經濟、民生及民心方面，均已嚴重損害香港經濟，以及我們的日常生活，即使是家人之間的關係亦破裂。當局在8月推出涉款191億元的紓困措施，包括我們今天審議的法案，攤開來看，它完全是2月財政預算案的延續。

我認為現時最重要及最須切實地做的事情，是修補社會撕裂，修補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我剛才提及政府的儲備多達11,000億元，相等於26個月的政府開支。

可是，現時面對整個社會撕裂的問題，暴力每天升級，怎樣才可以為市民紓困呢？

我們現時並非要求政府把11,000億元全數拿出來運用，不是這樣，但我們剛經歷那麼多個月的風波，大家生活得那麼淒慘，市民不敢外出，很多小商戶倒閉——相信局長剛才也聽到不少數字——我們是否須面對市民失業，在失業率上升到5%、6%，甚至8%至10%時，政府才開放糧倉呢？所以，政府看到香港淪陷至現時這個地步，大家也說這個問題是前所未見的，到了這個地步，政府的第三輪紓困措施竟然只提供20億元。由年頭的491億元，到第二輪是191億元，到第三輪竟然只有20億元，這又怎說得過去呢？所以，我想說回今次的議題，退稅寬免由75%增至100%，大家當然是支持的，但是否真的可以幫助小市民、可以真的幫助整個香港挽回聲譽和香港人的信心呢？

我看到施政報告提出，說每兩天便會有一名局長落區，這是寫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的，但我們市民卻看不到，因為全部落區的時間也是"快閃式"的，市民並不知道，也沒有機會可以與局長和司長進行深層對話，告訴他們市民正面對甚麼問題，包括租金、領展、工資沒有增加、豬肉價格等問題。其實，只要每天到街市逛個圈，局長、司長或特首便可以很快速地了解到市民的需求。市民現時乘車出行不方便，我們面對的社會動盪問題不但無法解決，還要面對其他問題，甚至是"保飯碗"的問題。有鑒於此，我希望局長、司長或特首要真正了解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主席，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有關扣減會在2018-2019年度的稅款中反映，會有191萬人受惠，亦有145,000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受惠，政府稅收會減少189億元。我們對此當然是支持的，香港表面上是一個低稅制的地方，但這不表示人民生活安樂舒服，主要因為香港低收入人士的生活非常艱苦，最痛苦的是他們的收入長期沒有增加。所以，對於政府所有的紓困措施，我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今次政府寬減稅項以2萬元為上限，我覺得政府真的要積極進取一點。在今次社會暴亂之後，大家都明白發生的很多事情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第一，他們要自由民主，我當然支持，但無可否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用甚麼步伐走，是快是慢，真的要與中國商討。

我相信需要認真地解釋，令中央信服香港繼續維持"一國兩制"對香港、對國家、對國際都有好處，這是必須做的，但我亦知道一點，也就是如果香港亂了、散了、"攬炒"了，便不會對香港、對國家、對國際有任何好處。所以，我認同大家對民主的訴求，但我絕不同意用這種方法，方法很明顯是錯的。

首先讓我問一個問題，我們經常說民主、自由。民主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其他人，現在沒有問過其他人便破壞別人的成果。我經常說最可憐的就是這群中產人士，他們克勤克儉、努力數十年才得到成果，現在說要破壞他們的成果，因為反正我沒有，你也不應該擁有，那究竟是中產人士自私還是破壞的人自私呢？如果你這樣做是為大家指向一條生路，例如在破壞後，你肯定有一個比現時優勝10倍的烏托邦，每人可以有一間一二千平方呎的房子，月入10多萬元，社會天下太平，大家安居樂業，我當然讓你破壞，但現在我只看到你破壞，完全看不到社會有任何重建的機會，甚至在造成破壞後的10多年也無法重建今天的水平，最慘便是這樣。

"六十分鐘時事雜誌"拍攝到整個旅行箱內都是燃燒彈，不停在投擲，外國人看到都嚇得呆了。他們以往說香港很好，200萬人遊行也沒有損壞一塊玻璃，人家是尊重香港的和平。你說"和理非"沒有用，"和理非"的效果是慢的，但長遠的鬥爭一定要慢慢改變，令人心改變，而不是用恐懼、人多欺負人少、毆打別人的方法，別人持不同意見便去圍毆他們，不准他們再說下去，誰再這樣說便被"起底"，令其他人不再光顧。我們香港人不要這樣的民主，香港人很厭惡這種所謂民主，因為根本是不民主、不自由，將我們的基業全部破壞，然後不可能再重建。

我認為應全力扶助低收入家庭，但我們同時要改變生態，令他們的收入增加，提供更多工種選擇以配合他們的工作能力，從而得到更好的收入。我們要讓他們有多些假期，現在勞工假期和公眾假期相差5天，政府在這方面應該盡量作出改善，讓100萬人受惠，工人如多了5天家庭團聚時間，便會多謝政府。

市民覺得被迫"攬炒"好，還是多交一點稅好呢？如果政府願意這樣做，日後再進取一點，月薪6萬元也無需交稅，然後再調高至月薪7萬元，這樣市民便會覺得你真的尊重中產，真的明白我們的困苦，大家知道中產的開支有多大嗎？

說"攬炒"，真正受害的卻是這些市民，這是否對得起香港人？所以，有同事在財務委員會說，"如果你再這樣，我便叫人包圍立法會"。同事這麼厲害，可以叫人包圍，他當然也可以叫人不包圍立法會，我相信他有能力呼籲行使暴力的人不要再使用暴力，因為他們這樣做，這個運動便一定會死亡。所以，我們必須明白，這個運動一定會衰敗，為甚麼呢？

所以，到了這個階段，我覺得暴力必須停止，但亦需要和解，如何和解呢？我覺得這個議會失智，令香港失智；議會的暴力衝擊、衝向主席罵主席，主席進來也不理會，沒規沒矩，穿T恤、波鞋進入會議廳，正正是因為不守規矩，大家都不知道原來是有規矩的，原來可以將這些規矩摧毀也沒問題的，而這就是問題所在。

為了對得起香港人，我們要多些時間開財委會會議，以批出這些款項，因為這700億元是最能幫助香港低下階層的市民的，亦希望可令香港回復生機。

所以，市民要看清楚，現在香港太多謊言、太多歪理，大家如果不保持清醒，便一定會後悔。

主席，我上次在這個議事廳發言至今，已經4個月。首先，我很感謝立法會秘書處同事的努力，讓議事廳能夠回復原貌，議會得以正常運作。在這4個月以來，因應社會上衝突和示威事件的影響，加上香港經濟下行趨勢明顯，政府其實已經三度推出"撐企業、保就業"的利民紓困措施。

舉例來說，勞工及福利局動用200億元購買物業，用以營運長者和幼兒中心等160個社福設施；動用20億元支援各個過渡性房屋項目，以及我們今天恢復二讀辯論審議的《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均是預算案中的措施，亦與民生息息相關，沒有甚麼大爭議。

實施這項建議可惠及191萬名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此外，145,000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亦可受惠。政府整體收入會減少189億元。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在預算案公布前，其實已向政府提出一系列減稅建議，包括寬減薪俸稅及利得稅的比率，當局亦已回應我們的訴求，但我們認為政府絕對有條件提供更多寬免，例如增設租金扣稅額或增加子女免稅額等。

不過，我想大家始料不及的是，這些加碼措施無須等到明年的預算案便推出，因為這場修例風波，在過去4個月以來，示威活動頻繁，最後演變成多區示威，更隨時發生縱火、堵塞道路——其實每逢星期六日便會出現——而縱火地點十分鄰近民居，普羅市民怎會不擔心。

再者，大家很清楚知道，隨着中美貿易摩擦升溫，經濟下行的壓力十分顯著，狂風暴雨一起到來，社會上的撕裂和動盪真的是前所未見。我們開始在許多旺區，例如銅鑼灣和旺角，看到很多"吉鋪"，酒樓食肆結業，我們有時在晚上到餐廳用膳，可能發現100桌中只有2桌客人，餐飲業和旅遊業的員工亦被迫放取無薪假期。在這種背景下，財政司司長於8月中推出新一輪"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當中包括提高寬減薪俸稅及利得稅的百分比，由寬免75%提高至100%，但仍以2萬元作為上限，此舉可以幫助市民節省18億4,000萬元稅款。至於跌出稅網的一群，他們不能受惠於減稅措施，但政府其實已經同步照顧不同群組的需要，例如向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在職家庭津貼等的人士發放"雙糧"。此外，居於"劏房"或不適切住房的家庭亦有受惠，當中包括邀請關愛基金為非綜援、非公屋的低收入住戶提供俗稱的"N無人士"生活津貼，住戶可一次過獲得9,000元至15,500元不等，視乎人數而定。其後，行政長官在10月中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決定，明年將發放兩次"N無人士"津貼，變相可以幫補一下。至於民建聯要求落實的恆常租金津貼或生活津貼，政府亦已承諾會深入研究相關細節，我希望真的不用等太久。主席，今天就《條例草案》進行二讀，政府亦提出兩項修正案，從而將寬免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百分比提高至100%，讓市民在面對當前的經濟逆境時，亦可保留多點應急錢。由8月中旬至今天10月23日，已經過了兩個月，其間社會事件中的暴力行為全面升級，雖然政府已經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立法會剛剛已在上一項議程處理有關的程序，但其實大家都知道，現在每逢有非法集結，之後發生的暴力衝突，已經與修例完全無關，並已提升至令社會陷入非常動盪不安的局面。當有人破壞港鐵車站內外的設施後，待維修完畢，他們便會再次破壞。我今早在深水埗港鐵站附近與街坊閒聊，其間最忙的是協助帶着小孩的家長搬運嬰兒車，上落港鐵站內的樓梯，因為升降機損壞後一直尚未維修。

距離深水埗港鐵站不遠的長沙灣政府合署亦遭受嚴重破壞，3樓和4樓的玻璃窗被毀，但又並非全部破裂，而是像標靶般，一些破裂了，一些則沒有，好像被人當作是玩遊戲，但已經令在那裏上班或在附近居住的市民人心惶惶。其實縱火暴力、搗毀店鋪的情況在近月變本加厲，更會對持不同政見的人作出所謂"私了"。正如我剛才提到，他們不單針對政府建築物，其實銀行、店鋪、食肆和書店全部均被針對，好像有"中"字便不行。警署同樣被針對，警員宿舍亦不能幸免，我相信很多市民看到也會感到非常痛心和不舒服。其實大家思考一下，財政司司長已經預告今年的全年經濟增長可能是零，由數年前的4%、3%跌至今天的百分之零，香港已經出現步入經濟衰退的跡象。

我最近也聽到有些店鋪，甚至是規模較大的，其聘用的外判工或散工現在是首當其衝，僱主着他們不用上班，直接把他們解僱。雖說失業率只是由2.8%上升至2.9%，升幅不算太高，但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7月至9月的最新總就業人數較6月至8月的數字減少了8,200人，而與旅遊相關的行業，即是零售、飲食、住宿等行業的失業率更上升至4.9%，單是餐飲業已達6%，是6年以來的新高。失業率是滯後的數字，大家真的不可掉以輕心。

去年6月已經有1萬人沒有工作，部分工人亦要減薪。

政府最近引述有100間食肆結業，2,000名員工受到影響。我個人十分擔心這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影響其實更大。正如我剛才所說，現在到訪一些食肆，可見完全是十室九空，有一間酒樓告訴我們，在過去3個月損失了800桌的生意，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壓力。

現在很多人沒有收入，公司亦沒有利潤，連稅也不用繳交，所以政府亦要同時考慮不同的紓困措施。

主席，最後我很希望《條例草案》可以獲得通過。

現時立法會的運作受阻，真的牽連甚廣，我希望議會內外均能夠回歸理性，以對話代替對立，從香港社會的長遠發展大局出發，不要再讓社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我們一定要有效地止暴制亂，不可輕言"攬炒"，因為經濟衰退會導致很多人失去工作，社會真的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復原。香港這個家，大家都有份，如果越來越多人習慣以暴力手法來發泄不滿，這樣發展下去，香港能否回復昔日包容、開放和互相尊重的城市面貌呢？大家要群策群力，讓社會能夠找到出路，轉危為機。香港面前的路仍然十分困難，但狂風暴雨過後，總會有藍天。

不過，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溫和全球局勢持續緊張的情況下，本港的出口數據已經連月下跌，加上近數月社會暴亂，嚴重影響社會安寧，近30個國家對本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警示，亦大大打擊本港的各行各業，特別是旅遊、零售和餐飲業，影響數以萬計的"打工仔"生計。稍後，特區政府將公布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外界一般預料表現未如理想，本港經濟很大機會陷入技術性衰退。

政府經常說在利得稅方面，2018-2019課稅年度已開始實施利得稅兩級制，即法團及非法團業務的首200萬元應評利得稅稅率分別為8.25%和7.5%，而超過200萬元的應評稅稅率則分別為16.5%和15%，實施利得稅兩級制會令政府稅收每年減少約58億元，相等於2016-2017課稅年度利得稅收入總額僅4%。可是，對比政府於2017-2018及2018-2019兩個課稅年度的利得稅實際收入，分別高達1,391億元和1,666億元，以及2019-2020課稅年度的預測收入是1,596億元，利得稅的稅務寬減就顯得特別吝嗇。我明白到在相關的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有同事曾經質疑，政府是否需要繼續向法團和非法團業務提供一次性的利得稅扣減，因為須繳付利得稅的企業有賺取利潤，很多中小企可能沒有太多利潤，甚至出現虧損，而無法受惠於預算案的稅務寬減措施。過去，社會上亦有意見質疑政府是否需要繼續向法團和非法團業務提供一次性的利得稅扣減。須知道，香港有33萬多間中小企遍及各行各業，為勞動市場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一直是推動本港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經濟好景時，中小企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貢獻良多，它們都是胼手胝足地經營業務，未到年度結餘，賺蝕也說不準，更隨時會因為外圍環境突變而蝕盡全年經營所得。

其實，政府在考慮利得稅寬減措施方面，可以作出適當調整，幫助香港把握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企業的國際業務總部及財資中心，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商機。舉例來說，當局可以考慮引入地區總部稅務優惠，使到符合資格地區總部的合資格地區總部活動收入，享有優惠的利得稅稅率，從而鼓勵更多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及財資中心。

又正在協助相關政策局研究有關特定行業，例如保險業和船舶租賃業務的稅務措施，這方面的工作方向可謂正確。主席，我認為政府有需要全面審視本港稅制。去年本港先後通過不少於8項有關《稅務條例》的修訂，數量幾乎是近年之冠。不過，與其對《稅務條例》進行零零碎碎的修訂，政府應該把握現時財政狀況比較穩健的時機，重新全盤檢視目前稅制，並積極制訂一套具制度性和結構性的改良方案。在制訂的過程中，必須開誠布公，發表研究報告，並與社會各界一起集思廣益，讓市民參與其中，從而使到方案得到社會最大的公約數，為香港迎接未來的種種機遇，以及應付各方面的挑戰，奠下堅實的基礎。事實上，社會上一直存在改良稅制的聲音，亦有不少要求建議將稅務優惠擴展至更多行業，例如有大型會計師行建議對在本地投資和成立知識產權中心的企業，提供8.25%的優惠利得稅稅率。並以相若的優惠稅率吸引大灣區的企業在香港設立總部。又例如為國內及跨國企業在香港營運的地區總部、企業位於香港的加工管理、貿易及採購中心，以及合資格船舶租賃人、船舶租賃經理和與船務相關的服務提供者提供稅務優惠。就着以上建議，政府有責任仔細聆聽，並經詳細研究後作出回應，過程中必須衡量有關建議對香港經濟所發揮的作用，讓整體社會受惠。主席，《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建議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100%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的一次性稅務寬免，政府收入會因而減少近190億元，佔財政盈餘超過四分之一。比較上個課稅年度的相同稅務寬免，政府收入減少226億元，佔財政盈餘的15.2%。今個課稅年度的措施，對於不少屬中產和大部分"打工仔"的納稅人來說，實在有着極大的幫助。至於2萬元的扣稅上限是否足夠？社會需要從本屆政府上任以來，將減輕個人稅務負擔上推出的多項措施一起衡量。當中包括2017-2018年度起，把薪俸稅的邊際稅階由40,000元擴闊至45,000元，減輕了130萬名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增加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由現時33,000元增至37,500元，惠及23,800名納稅人；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由15個課稅年度增至20個課稅年度；增加個人進修開支的最高扣除額由8萬元增至10萬元，惠及3,500名納稅人。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我在節目中提到，我早前曾與特首及財政司司長會面，希望他們今年可以在合適的時間向每名市民派發1萬元，這方案罕有地獲得很多觀眾致電支持，但亦有觀眾表示不應特別優待某些行業。這1萬元只是讓市民略為舒一口氣，而在合適的時間讓市民獲得這筆款項，我相信可以帶動香港整個經濟鏈，因為香港現時整體經濟環境仍然很差。

對於零售界和飲食業界，最重要的是租金問題，我知道政府已牽頭向房協和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租戶提供半年租金減免，但很多商戶租用的是私人物業。最近兩個月，我和張宇人議員已游走多間大發展商及業主，包括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和領展，我們只能懇求及希望他們能寬免租戶的租金，與他們共渡時艱。

我希望業主在這個艱難時刻能夠同舟共濟，幫助業界渡過今次的難關。主席，我剛才提到的支援其實只是治標而不治本。正如大家都知道，做生意的先決條件是社會安寧，社會寧靜，生意才能發展。

所以，止暴制亂才是特區政府現時最需要做的工作，亦希望政府盡快加大力度處理此事。

有些議員、社運人士和警員均曾在這次事件中遇到暴力或恐怖的情況，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要理性一點，暴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如果今天想用暴力迫使政府或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做某些事情，日後出現更強烈的暴力時，又怎麼辦呢？主席，關於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的風波，我一直有留意新聞。

香港市民其實甚富同情心，對"公義"這兩個字亦非常着緊。所以，每次在社會上發生特別事件，都會令市民感到很憤怒，亦可能是這個原因，令這次事件至今仍未能平息。在整個風波中，我特別關注一些事件，而當中有5宗事件，是很多市民甚為關注的，第一宗是"七二一"元朗事件；第二宗是8月11日少女據稱被警員開槍"打爆眼"的事件；然後有一位在英國駐港領事館工作的男士據報在西九龍站被中方拘留後帶往內地，不獲釋放，令人感到憤慨；接着是據稱8月31日在太子站內有很多人死亡，引起公憤；最近亦有一宗15歲少女陳小姐的死亡事件。

其實是否真的有發生？

警方已清楚告訴大家當時的情況，可能是救護人員報錯人數，那些錄影紀錄全部都存在，為何還有這麼多市民繼續相信那裏可能真的有人死亡而感到憤怒？

但是，為何這麼多人認為她是被自殺或被謀殺，繼續感到這樣憤怒呢？

主席，社會上經常流傳一些似是而非的新聞，令很多香港市民感到氣憤。

這次風波，最初有些人不太相信牽涉外國，我相信近日大家都已了解到，台灣和美國非常關心香港。

主席，香港一向都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很多香港人都不想牽涉到政治，他們想日常生活過得好、吃得飽，但是，這4個月以來，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奢望，對很多香港市民來說，其實是失望。所以，我很希望特區政府盡快想多些方法止暴制亂，令香港回復寧靜。

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但不代表我完全認同有關解民紓困措施的全部內容，我認為這些措施，正如今天議會內很多同事所說，其實是非常不足，其實可以做多一些，做好一些。最初，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減免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和利得稅75%。在8月的時候，司長宣布加碼，因為要因應社會的實際環境，以及經濟下行風險，所以將寬免比率由75%提高至100%。當時司長用9個字概括其紓困措施："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他提出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經濟下行風險非常顯著，消費非常疲弱，營商環境氣氛轉差。現在我們回看香港的經濟，跟第二季相比，有沒有好轉呢？我相信不會有人認為好轉，只會是更差，因為這數個月的街頭暴力，令很多市民不敢出街，不敢消費。我們看到有些商鋪被針對性地破壞和縱火，即使是一些沒有被針對的商鋪，也不太敢做生意，又或是沒有人光顧，所以紛紛落閘，損失非常慘重。當然，除了本地因素之外，也有一些外圍因素，例如中美貿易戰等，我在此不作詳述，總之香港經濟從第二季開始至今，甚至乎到可見的將來，只要香港社會的混亂情況繼續下去，我們的經濟也不會好到哪裏。所以，司長最近加碼，推出另一輪利民紓困措施。或許我們看看這部分所說的第一階段紓困措施，企圖藉着減稅刺激經濟，減輕市民的經濟壓力，這方面做得是否足夠，又或是是否到位呢？

當然，減稅對市民來說，是一件好事，2萬元的減稅上限，的確可以讓很多"打工仔"和小本經營的商戶無須交稅。但是，我想在此跟局長提出兩個觀點，以供參考。第一，減稅措施已經達到百分之一百，即是怎樣減也只是兩萬元而已，對普通"打工仔"來說，可能已經是幫到盡。如果再將減稅上限提升，可能幫助的是一些中產朋友或相對富裕的階層，這未必是局長想在議會內或報告中跟大家說的一件事。不過，我想指出，要將現時的經濟狀況逆轉為良好的經濟環境，似乎很長時間也未必能做到。如果只是減稅，而減稅已經減無可減，還有甚麼新招式呢？這個正正是局長、司長和政府要考慮的情況。如果政府只是提出減稅，對於一些小市民而言，他們今天可能會受惠，但有可能很快便要面對失業，甚至被裁員；他們明年是否還有資格繳稅，或後年是否有資格繳稅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他們被裁員，明年已不用繳稅，那麼政府提出減稅措施或增加寬免稅項的措施，對他們來說，又有何幫助呢？

政府的紓困措施也是"一樣、因循和守舊"，就正如我剛才說的綜援"出雙糧"、公屋免租、開學津貼等，這些措施以前已經提出及實行過，有甚麼新意呢？事實上，這些人已經在目前的安全網中，接受援助，政府想再加碼幫他們，當然沒有人會反對，但是否有些目前在安全網以外的人，更需要政府的幫助，但措施卻幫不了他們呢？

然而，他現時未能享有其他房屋福利，又不可能再申請公屋。

我相信很多直選議員也曾收到此類型的投訴，有些市民曾享受過一次房屋福利，但現時又搬離了公屋，住在"劏房"，政府當局的紓困措施又怎樣幫助他們呢？這群人的數目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不過如果政府要進行統計，我相信很簡單地便會知道有關數字。當然有人會站出來指責我，說這些人已經享受過房屋福利，怎可以讓他們享有雙重福利？但請看看這群人，他們正是社會中在住屋需要上最需要幫助的，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然而，多年來的預算案，即使有很多紓困措施，似乎都沒有哪一項可以幫助他們。

如果當局完全不作考慮，又怎對得起這些辛勞一世貢獻香港的老人家呢？我經常對政府說，如果不幫助老人家，其實是愧對他們的。

我曾經向政府一位很高層的女士......是最高層的女士建議，可否寬免一些長者自住物業的差餉。

主席，若要寬免長者自住物業差餉，需要多少成本？

其實，這種做法令到在社會上，不在政府的安全網以內的市民，長期得不到幫助。

局長，希望你回去考慮一下，不久的將來，我相信一定會有第三波、第四波的紓困措施，請你好好審視你這些紓困措施。主席，我謹此陳辭。

談到紓困措施，今次雖然有改進，稅務寬免由75%提升至100%，但與特區政府剛公布的施政報告內容相比，施政報告給予社會的政治衝擊比較大。何謂政治衝擊呢？不是說有一個政治炸彈放在這裏般，而是對於民心所向、市民所想、期望政府能夠幫助社會做的事，甚至表達政治承擔，施政報告均沒有作為。甚至有些市民告訴我們，他們聽到特首公布施政報告時，希望的是簡單來說"大刀闊斧"4個字，要有新思維，但施政報告最終是雷聲大、雨點小，令社會有強大的期望落差，導致政府今次提交這項《條例草案》時，大家便回頭"起你尾注"，翻政府舊帳，藉此機會罵政府。我今天的感覺大致是這樣。在稅收方面，政府退稅給市民，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絕不反對；然而，我們要藉此機會批評政府，在過去多年來的"派糖"措施，或惠民紓困措施，做錯了兩點：第一，政府經常顧大失小，然後藉着關愛基金進行所謂補漏拾遺——這個詞語是一兩年前出現的。有甚麼事情漏了做，便向公眾補漏拾遺。問題是政府沒有認清社會的政治現實。

所以，政府做錯的第一件事，是在財政預算案的所有措施中，排除小部分惠民措施，依靠關愛基金的補漏拾遺方案來推行，甚至不知道關愛基金會推出甚麼措施，這本身在政治上已經出錯。這是第一，導致政府一定出現政治問題。第二，我現在30多歲，快將40歲，其實我深深感覺到，香港社會上感覺不到為何要繳稅？

我早前看了一篇文章，談論韓國——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韓國——文章寫到南韓人會爭相繳稅，以多繳稅為榮。

但是，香港現時即使是普通的中產市民——我剛才聽到不知哪位議員說，好像是麥美娟議員——有很多市民無須繳稅，他們便感覺不到繳稅對他們有何好處。即使繳了稅，原來社會上很多東西仍是要負擔的。當然，社會的福利和權利亦伴隨着義務。在教育的過程中，應該告訴香港市民，在香港的社會結構裏，社會賦予個人的責任、繳稅人的責任、中產的責任是甚麼。我看不到香港的課本中特別提到這點，甚至剛才所說的眾多提振作用。

甚至可進行多少次白內障手術？

'但事實上，早在人類的技術水平可以展開火星之旅之前，我作為太空總署署長，已經對兒童飢荒的問題有所了解。所以，我與很多朋友的看法一樣，此刻應該開始通往月球、火星甚至其他行星的偉大探險。從長遠來看，相對於那些年復一年的辯論和爭吵，現時進行的太空項目更有意義。"他甚至在信中特別提到，願意每年再多花5美元、10美元捐助飢餓兒童。

第三，剛才提及，一個太空總署署長與一位修女的對話，可以引起社會上的一些關注。引申下來，就政府如何推動所有政策或徵稅，我建議特區政府認真看看。現時我們看到政府整個止暴制亂的過程，除了香港警方之外，有很多部門是不合作的。

所以，在推動這件事的整個過程中，我感覺不到特區政府一條心。

剛才提及"銀齡卡"，政府無法為60至64歲的人士——未算長者的"銀齡"朋友——提供2元乘車優惠，這樣可以節省多少呢？

特區政府沒有建構一個和諧的社會，提供渠道或討論點。

政府沒有賺盡政治光環，這又是政治錯誤。

新聞處如何協助？教育方面，我覺得現時市民不明白繳稅的作用，教育局可否在課本內加入這些元素，講解何謂社會、何謂公民責任？這樣的話，將來施政就會相對容易。可是，我感覺不到政府有這樣做，導致香港今天面對如此大的困難，其原因亦離不開官僚架構體制之下的溫水煮蛙。所以，當遇到一些很大的問題——也不敢說是否大問題——當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人們就很容易利用一件事攻擊政府。當建制派議員面對地區壓力的時候，我們真的很想政府提供一些紓困措施。然而，當局有時候不太聽我們的意見，用我們建議的方法、一些市民能夠接受的方法去落實，反而會閉門造車，說已經回應了建制派議員或其他議員，包括我、公民黨或其他提出意見的議員，但當局不是用我們的方法。這是導致整個議會對政府不滿、甚至與其產生摩擦的最大問題。

即使議會在事務委員會層面通過了某些不具約束力的議案，政府也要認真與議員商討，尋找一個好的方法。我從今天開始再放話，就與特區政府之間的合作關係，我不會再如此"戇居"，我一定會尋找一種方法，要特區政府與議會一同承擔政治責任，而不是讓特區政府推說與負責經濟的政策局無關，要由議會一力承擔，然後迫使議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要求政府改動，然後就因為無謂的底線，政府發放不正確的信息，甚至好像"空置稅"或加大首次置業的貸款計劃般，說擔心刺激樓市，又說會刺激市民買樓。這是政府自行想象的，政府最後來到議會也應該面對政治現實，而不是按鈕表決便可以。建制派多年來——或許有些是，我未必是，有些一定是——本着一種忍辱負重的態度，說沒有了這2萬元，市民會更慘，雖然不太好也先接受，而政治責任便由議員承擔了。所以，政府要就將來所做的事負上責任，重新考慮與議會之間的關係。

主席，我想何俊賢議員剛才說的也是一番肺腑之言。他把過去數個月至數年之間，心中的屈辱或怨氣傾吐，可能是想盡訴心中情。主席，但今天在席的是劉局長，相信不是何議員亟欲直斥其非的人；而真正須要處理及梳理何議員和其同事心中鬱結的人，應該是特首林鄭月娥。黃定光議員昨天說：如果不止暴制亂，即使政府一年或連續兩年、三年退稅也沒有用。主席，我認為這真是建制派議員智慧之言，兩三句話便直指問題核心。沒錯，香港真的需要止暴制亂，但"暴"是警暴的暴，"亂"則是"林鄭"政府施政混亂的亂。如果我們再任由警方胡亂噴射藍色化學水劑、任由港鐵服務說停便停、任由一群零分高官安枕無憂，主席，莫說只是退稅，即使特區政府宣布從今天起香港人連一毫稅款也無須繳交，甚至提出人人"派錢"，我相信也於事無補。主席，今天是10月24日，香港在4個月前發生了甚麼事呢？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在6月26日的立法會大會上，當時朱凱廸議員和區諾軒議員提出阻止中環海濱劃為軍事用地的議案，郭榮鏗議員又提出"不信任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議案，當然亦有我們現時正在討論的《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不過，我認為大家在集中討論把責任推給民主派、推給整個社會運動之餘，可能忘記了一點，就是張華峰議員的表現。

不過，主席，張議員其實犯了一個重大錯誤：張議員及在其背後支持他的建制派都在"拉布"，於是他們窒礙了民生項目的審批。我一直以為"拉布"阻民生是保皇黨議員一直恨之入骨的事，是我誤會了嗎？抑或在保皇黨眼中，順利把中環海濱"送中"及阻止不信任議案在議會上討論等政治任務，是較民生項目更為重要的呢？我以為"保民生，撐經濟"6個字早已鑿刻在保皇黨額上，但最終這些原來也要放在政治之後。相隔4個月，退稅草案終於再次被提交到立法會，而退稅幅度亦由75%上升至100%。建制派的陳振英議員和我們民主派的區諾軒議員昨天亦分別指出，其實《條例草案》賦予的稅務寬免，根本沒有太多人可以受惠，對於香港的中長期經濟挑戰亦只能起到輕微的紓緩作用。對於25個百分點的提升，我們當然認為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因為錢從來是放在自己的口袋中，會較放在政府的口袋中為好。再者，經歷了這4個月間特區政府的荒謬，相信香港人都會感到，與其交稅買子彈來射自己，倒不如把錢放在自己口袋，買更多裝備保護自己、保護身邊人。而我亦更加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在經歷了這4個月的事件後，在交稅時心裏也只想說："'回水'吧，林鄭月娥"。

其實，需要繳交2萬元以上稅項的人，很可能是收入比較高的中產。眾所周知，中產一方面有消費能力，但同時亦是對前景容易失去信心的一群。既然財政司司長希望市民多消費，為何不乾脆提高退稅上限，讓相關人士釋放更多消費力呢？我亦希望稍後劉局長在回應時順帶向公眾解釋措施背後的邏輯，特別希望他可以引用具體理據和數據以說服香港人。第二個疑問，是向我的保皇黨同事提出的。主席，我們兩邊的人也知道，每年要求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多加一些利民紓困措施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實際上，每位議員，不分黨派，往往也要"講到出牙血"才有機會爭取到一點兒好處。退稅率由4個月前的75%，增至現在的100%，雖然司長說增加這25個百分點與最近的政治風波完全無關，但稍為有邏輯和理性的人也會知道當中必然有關係。至於曾經發言的建制派議員也明言，是示威活動造成經濟不景，政府亦希望透過更多退稅來平息民怨。好了，至此我想請問我的保皇黨同事，這多出的25個百分點退稅率，歸根究底是他們口中痛恨的那群示威者成功爭取回來的；由眼中釘爭取回來的東西，按道理，他們應該反對。主席，為何他們最終不會對局長這項修正案提出反對呢？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退稅通過後，不知道保皇黨議員會否好意思敲鑼打鼓，自稱成功爭取百分百退稅呢？

整個特區政府是否完全沒有責任呢？管治無方致令人上街是千古不變的定律，有因必有果，為何大家卻好像忘記了這個簡單原理呢？把"果"無限放大而忘記了背後的"因"，這才是更需要關注的一點。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有大量時間討論今次"反送中"運動衍生出的問題，或背後其他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此，我只希望簡單地說，經濟現正面對極大壓力，這固然與社會上人心不安有直接關係，但其實自去年年底，同一個政府的同一批官員已告訴大家，經濟開始會面臨壓力。為何大家好像忘記了這些說話和警告，只是簡單地把手指指向街頭的人？這是絕不公道的。

由於這群猴子怕被人打，一向敢怒而不敢言，每次也會乖乖地把十分之一的果實上繳。有一天，有一隻年紀輕的小猴子突然如夢初醒，問大家："山上那些果樹是否這個主人所種植的呢？

"小猴子接着說："既然如此，我們這麼辛苦替他工作，又要害怕被他暴打和勞役，其實是否很愚蠢呢？"小猴子一言驚醒夢中猴，當晚這群猴子便把困住牠們的籠子毀爛，取去倉庫裏面的所有果實，走入深山，從此不再回來，而牠們這個所謂的主人沒多久亦餓死了。主席，這個故事，我其實不是說給猴子聽的，而是說給人類聽的。我不知道人類是否聽得明白，我只是希望他們知道，劉伯溫留給我們的智慧值得深思細嚼。

主席，我剛才聽完楊岳橋議員的發言，的確有點憤怒，因為他口口聲聲說警察濫捕，似乎他看不到過去數個月的情況，我不知道他過去數個月是否去了旅行，還是不在香港生活，甚至是不在地球？警察不會無故上街作出拘捕，他是否看不到暴徒縱火堵路、打爛商鋪、毆鬥等情況呢？

不過，我想告訴政府，在香港生活的確非常昂貴，貴到甚麼程度呢？我舉個例子，1997年，一個巨無霸要9.9元，到了今年，一個巨無霸要24.9元，可想而知，經濟一直發展下去，市民生活開支會非常昂貴，也非常艱難。連巨無霸的價錢也如此上升，租金當然更不止如此，還有其他生活費用，也的確一直在增加。香港亦出現另一種情況，便是財富高度集中在一群人手上。根據政府提供的數據，2016-2017年度要繳交薪俸稅的人有176萬，2017-2018年度則有188萬，要繳交的稅項是多少呢？

這135萬人所貢獻的稅款，其實只佔整體薪俸稅稅收的8.6%，而另外16萬名要繳交較高薪俸稅稅款，即年薪100萬元以上的人，他們要繳交的稅款佔整個薪俸稅稅收的74%。

而政府藏富於民的其中一種做法，便是今次稅收收少一些，給市民一些寬免，讓大家歇一歇，這可以紓緩市民一點負擔，但實質幫助不大，真正可以藏富於民的做法，其實要靠資產增值。所以，我們過去多次跟政府提出，如果它真的希望藏富於民，可以考慮讓香港市民從無產變有產。現在有近200萬人居住在公營房屋，我們建議政府，在接着的施政報告中，可否推出租置計劃，令居住在公屋裏面的人，每個月交租等同供樓，這便可以讓他們由無產變有產。如果他們擁有資產，社會的經濟發展才會跟他們有關係。在10多年前，假設有一個人很厲害，儲夠首期買樓，他的首期只是50萬元，接着經過這10多年，這50萬元增長了多少倍呢？又不是真的很厲害，只是香港的經濟增長，令他的資產增長，令他變得有錢。

根據資料，香港的房屋是全球最難負擔的，這是立法會的數據。按照2017年的樓價，一般家庭要儲蓄19年才能夠負擔得起，但新加坡是將我們的19年除4，只需儲蓄大約四五年，已經可以負擔一層樓。中小型住宅在10年內升幅223%，可想而知，如果政府可以令香港人擁有資產，即大家的身家便會上升223%，所以資產對藏富於民是極度重要的。另一個可以令市民稍為開心的做法，尤其是在這種環境下，就是政府要想想如何老有所依。現時香港並無全民退休保障，由於沒有退休保障，市民便要靠積蓄。長者到了70歲，便會有"生果金"。我記得特首林鄭月娥首次來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時，我是第一個問她的議員。我永遠都記得我對她說，現時65歲至70歲之間的長者，都很希望可以免審查領取"生果金"。

"生果金"自1973年訂立後，直至1991年開始讓65歲人士領取，但需要資產審查。

此外，即使政府退稅2萬元，對於"打工仔"或做生意的人來說，他們最希望的是社會穩定。今時今日的香港可說是金融中心、國際大都會，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城市，宣傳片也是這樣說。為何我們要來香港、留在香港，甚至國際很多不同地方的人想來香港、留在香港？就是因為香港安全。我們曾經是全亞洲最安全的城市，我相信這是一個根本，令大家願意在這裏置業安居。

大家是多麼擔心，生活在這裏，安全是否真的無法保障呢？有些人說，被打爛的東西是死物，人命和死物，哪一樣更重要？其實我想對你們說，人命當然重要，但那些是否真的是死物呢？它是有用的，港鐵的入閘機，是有用的東西，它每天服務500萬名市民，為何打爛它？

在過去一段時間，我覺得市民已由最初對政府有點期望，變成失望；由信任變成心死。

所以，我希望反對派在責罵時公道一點，也要責罵暴徒，才算公平。

當然，還富於民是好事。特區政府在財政預算方面，在過去22年當中，只有5年出現赤字，而在其他財政年度，均有盈餘，有時很可觀。財政司司長為香港囤積財富，但卻往往被市民責罵他的估算做得差。總之，他做得好要捱罵，做得不好更會被嚴厲指責。

香港僅有的最大資源就是人力資源，包括我們的思維。

可是，與內地只相隔一條河的我們，就是不懂得把握周邊環境提供的機遇，為甚麼會這樣的呢？

換言之，它的面積是我們的50多倍，人口差不多是我們的10倍。

好的，我其實是談及經濟的問題。

我很擔心，在8月26日的中文大學迎新日竟有300多隻"曱甴"，教我以為"伊斯蘭國"已遷都中文大學的百萬大道。
我想何君堯議員澄清他提到香港中文大學的曱甴所指為何？

主席，我們需要甚麼？

主席今天非常寬鬆地處理議員的發言，因為大家所討論的是紓困措施。究竟香港人正面對甚麼困難呢？香港正面對怎樣的困局呢？只要議員的發言是討論香港面對的困難，主席便會容許大家發言。

首先，我不會猜測別人的動機。第二，各議員在二讀階段皆可以發言，發言15分鐘，是天公地道的事情。

這只是二讀階段而已，還未計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他說道，中大迎新日有300多隻曱甴。

我必須強烈譴責何君堯議員以"曱甴"形容出席中大迎新營的學生。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是稅務寬免措施。

多位議員花了長時間談"止暴制亂"。

政府以為透過經濟手段、經濟誘因、減稅、興建房屋便能夠處理香港現在的困局，是完全錯誤的，這便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

警暴一天不制，黑社會勢力一天不除，香港便永無寧日。

"香港光頭警長"對此有何看法呢？

公理何在？

建制派議員是否仍然要繼續盲目撐警、怪責抗爭的市民、怪責專業人士、怪責一眾由專業人士組成的抗爭者，認為在過去這數個月來自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呢？其實，大家皆有責任，應該反省。

有年輕人在入獄後被毆打凌辱，甚至出現眾多"跳樓案"、"浮屍案"。我不知道箇中原因，總之有多人離世。不過，政府官員或建制派是既得利益者，至今仍然經常借機會譴責示威者，而並非向政府說真心話，使香港的傷口可以真正復原。香港現時並非面對錢或稅務的問題，而是信心問題，因為市民對警察沒有信心、對政府沒有信心，當然對議會也沒有信心。議會在過去4個月......

這樣會否得不償失呢？他想快，永遠也只是想快，但最終卻因快得慢。

便是濫暴成性的警察、在街上用刀和藤條無差別襲擊市民的黑社會和白衣人。

香港是否便會天下太平呢？今天凌晨時分，有一間小商戶經營的餐廳被損毀玻璃，但店外依然大排長龍。

不過，如果政府不改變基本態度，不真正反省過去數個月間發生的問題，即使用納稅人的錢派發更多錢作為掩口費，也不會成功。

這段期間，政治動盪，社會出現亂局，大家回到這裏，開始發表個人意見，而我萬萬沒想過，原來大家已習慣了我們的社會會用"曱甴"來形容人。說得膚淺些，何君堯議員剛才的言論可說是下三流，若我用嚴肅的說法，則他的言論是反人類和反人道的，那是普世罪行。沒可能用"曱甴"來描述人的。而且，他不能確定那些同學是否示威者或他口中的暴徒。

我以下的發言會以他作為例子，清楚說明為何稅務寬免無法安撫香港的地產商、發展商、財團、從事小生意的商人，甚至大眾市民，以及為何在這段時間他們會寢食不安，感到香港再不是香港。

現在很多商鋪不斷被人損毀和破壞，原來保險並不承保。是因為保險業界的陳健波議員監察業界不力，條例訂得不清楚？

有說要視乎個別情況。這些問題一點一滴地累積。原來，我們香港有這麼多不公平的制度。

陳健波議員剛才發言時，指在這段期間，香港經濟大受損害，沒有人做生意，只要你說一句支持政府的話，罵一聲那些暴徒，便會被人破壞你的店鋪——今天也有一間餐廳被人打碎玻璃，但那間餐廳似乎不是支持政府的——你可能因有少許不同的意見便被人"私了"。陳健波議員問："為何在香港，我們的經濟、社會和市場不受保障，連做生意的機會都沒有？

可是，如果你看回統計數字，踏入2019年，基本上，每天平均有3至5人自殺身亡。

在你賺錢的時候，有多少人正住在"劏房"呢？你在市場上買了一份保單時，有多少香港貧苦大眾連看醫生也有困難呢？這些問題一直累積，因此，今時今日一下子爆發。

他認為如果市民有能力住大屋，月入10萬元，他們便不會出來搞事。

他們看到議員便"眼冤"；看到官員便"眼冤"；看到執法人員便"眼冤"。

局長平常有去九龍城嗎？

有一個例子，就是即使有催淚彈，雖然店鋪有勇氣面對市民，繼續營業，結果所有商品都沽清。

局長，我已重複了很多次，你現在所想的財政方案......其實你要緊記，如果你不想——我該這麼說——如果你會留在香港的話，那就沒甚麼所謂，你做甚麼都可以，但長遠來說，如果你未必留在香港的話，那就要自己看着辦了。

無論誰當特首，都會面對問題，問題就在《基本法》。即使10年後有普選，還有2047的問題存在，所以，大家要先看看《基本法》。

林卓廷議員，請你返回這項辯論的議題。

其實，商界最明白這個道理，因為大家在自由的地方賺錢投資，特別感受良深。

何君堯議員發言時，談到甚麼智慧之後，便提到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指8月迎新營聚集的數百名學生是"曱甴"，你剛才沒有處理他的這項言論。

正如林卓廷議員剛才所說，這種將人非人化的語言，能否登上這個大雅之堂？我是聞所未聞的，我從未聽過在立法會議事廳裏，有議員稱呼香港市民為"曱甴"。如果主席不就着這個問題作出一項清楚的裁決，我肯定不只是何君堯議員會在議事廳裏這樣說，其他所有"撐警"的議員也會一個接着一個的，在議事廳裏稱呼在街上為我們的未來拼命的香港市民為"曱甴"，我相信你亦不會感到意外。

我聽到建制派的同事說了很多說話，例如市民覺得警察很可憐、市民覺得很害怕、市民覺得政府應盡快止暴制亂......他們好像仍在幻想自己真的代表大多數香港人的心聲般。

我真的未看過，可能在1989年，香港撐北京學運時才看到八九成市民是一條心的，但保皇黨是否看得到呢？如果仍然看不到，還以為用他們的招數，叫警察在街上多發射數千枚催淚彈、多拘捕數千名年青人，繼續縱容警察的暴力......

正因為由立法會到政府官員、北京也不肯面對一個事實，便是清晰不過的民意。

錢，我們知道有；樓，我們也很想住，我們也想生活好一些。

我們心甘情願，把自己的2萬元退稅集合成一項基金。現在真的有很多地方需要用錢，無論是打官司、醫病或支援。

我更要警告特區政府，千萬不要以為有這2萬元退稅的措施，或之後陸續前來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的小恩小惠，便可叫我們令議會運作比較暢順，不要"拉布"。

硬件的立法會回復原狀，是否代表香港可以運作正常呢？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2019年7月1日立法會的情況，希望主席今晚回去看看當天的相片，看看在香港年青人心目中，其實有多討厭我們這個立法會。

在樓上聽到我發言的同事，大家儘管繼續在全體委員會爭拗，多爭拗兩三星期。

我特別多謝法案委員會主席梁繼昌議員和各委員審議《條例草案》。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建議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建議可惠及約205萬名納稅人或企業，讓他們節省約189億元稅款。我們於今年3月提出《條例草案》，以落實財政預算案措施。為應對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財政司司長在今年8月中宣布一系列措施，當中包括將稅務寬免百分比由75%提升至100%，每宗個案的上限則維持在2萬元。優化措施可令約143萬名納稅人或企業額外節省約18億4,000萬元稅款。我稍後會提出相關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落實進一步寬免建議。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作出了深入的討論，並普遍支持有關建議。委員亦對政府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不持異議。至於議員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或在這兩天的辯論過程中，提出有關寬減措施的意見，我會作一個扼要的回應。首先，個別委員建議政府向過往曾納稅但由於收入減少或沒有收入而未能受惠於2018-2019課稅年度一次性稅務扣減的人士或企業，提供一次性退稅。政府對此建議有所保留。因為某課稅年度的一次性稅務扣減須按納稅人在該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計算。曾在某一年度繳稅的納稅人在下一年度沒有收入或收入減少，原因眾多，不一定代表他們面對財政困難。而且亦有議員提到，這種做法會導致某一課稅年度出現雙重扣稅的情況。此外，有委員提出容許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把某一會計年度錄得的虧損轉回，以抵銷過往年度的應評稅利潤。然而，有關建議會令政府要退回已入帳的稅款，令稅收可能出現難以預料的波動。況且現時《稅務條例》已容許企業無限期把當前課稅年度的虧損結轉，以抵銷隨後課稅年度所得的應評稅利潤，此安排應有助企業處理虧損，對投資者仍具吸引力。剛才亦有議員提出，政府除提升稅務寬免的百分比外，應該把每宗個案2萬元的寬免上限調高，使更多納稅人和企業受惠。事實上，根據政府的進一步寬免建議，受惠的納稅人和企業佔總數七成，即約143萬，當中更有133萬納稅人或企業在2018-2019課稅年度因而不需交稅。我認為現在建議的進一步寬免措施已能惠及最需要照顧的納稅人和企業。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最新經濟情況，在有需要時制訂應對措施。主席，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後，稅務局發出的稅單將反映這項稅款寬減。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讓我們能早日實施惠及納稅人的措施。

多謝主席。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

第1至5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動議他的兩項修正案：第一項修正案旨在修正第5條；第二項修正案旨在對詳題作相應修訂。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

主席，我稍後將動議修訂《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第5條及詳題，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早前發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財政司司長在今年8月15日宣布一系列措施，以應對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當中包括將2018-2019課稅年度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75%提升至100%，而每宗個案的上限則維持在2萬元。上述措施可惠及約143萬名納稅人或企業，讓他們額外節省約18億4,000萬元稅款。為落實進一步稅務寬免，我們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5條，將稅項扣減的訂明百分率由75%提升至100%。因應《條例草案》第5條所作的修訂，我們亦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的詳題，以反映《條例草案》旨在落實政府在2019年提出的稅務寬免。主席，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主席，正如我在二讀辯論時指出，很多中產市民和專業人士，均對於政府的加碼紓困措施現時只提升百分比幅度，卻沒有改變金額，感到不滿意。因為，正如局長也說過，現時的有關修訂令剛才提到的143萬名納稅人及中小企可能受惠，但亦有多達50萬人未必可以獲得紓困措施的恩惠，主要就是由於現行修訂並沒有提升最高款額。就此，我當然不明白為何政府不同時考慮修訂最高款額上限。所以，我現時希望重提我在二讀時指出的一些案例。

所以，在數字上，正如局長剛才指出，原退稅75%的措施估計會有約191萬名"打工仔"或自僱人士受惠，而再加碼到100%後，就會有143萬人受惠，即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有50萬人未能受惠。

因此，政府為何不多做一點，把寬免金額上限同時調升至例如去年預算案中的3萬元呢？

回看財政司司長在過往數星期推出多項針對不同行業的紓困措施，其重點對象當然是運輸業、旅遊業、進出口業及面臨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工人等。然而，今次提升百分比，中產或專業人士的得益可能卻只有很少，甚至完全沒有得益。因此，我想再次詢問局長，為何今次修正案只提升百分比，卻沒有提升金額上限？中產人士現時是否無須面對困難呢？其實，現時所有香港人也正面對着很大困難。

所以，主席，我不會反對有關修正案，但我亦期望政府會在接下來新一年的預算案中，或在短期如果會再推出紓困措施的話，認真想一想如何幫助中產和中小企，不要令他們再次感到政府忽略他們，對他們完全沒有施予援手。

主席，我希望司長、局長及政府官員可以認真地想一想，為何理應受《基本法》保障，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出行自由和進行各類合法商業活動的權益，甚至連其私有財產和人身安全等保障，現時都好像突然喪失了？政府究竟做了甚麼來保障香港人在這方面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現在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討論第1至5條及詳題的修訂，我支持有關的修正案。但是，提出《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老實說，正如我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時所說，現時的措施只是一帖鎮痛藥，並不能夠徹底解決問題。徹底解決的方法是平息今次的暴亂，讓市民能夠安居樂業。就今次的修正案，我有些技術性的問題，希望局長可以細心聆聽我的發言。

我所計算的數字便是這樣，在扣除免稅額後，以個人計算，其收入要超逾223,500元。此外，是次稅務優惠對企業亦有寬免。在公司利得稅方面，便要分為有法人即有限公司，與非法人即無限公司或個人公司或東主。

老實說，一般受薪階層繳交的稅款不會太多，這百多萬的得益者，我相信絕大部分均未能夠盡享這2萬元的稅務優惠，如果局長接納我剛才的說法，採取這樣的措施，得益的人便會更廣，得益的效果亦會更大。

我再次強調，政府最大的責任不是提供甚麼支援，而是止暴制亂，盡快恢復社會秩序，重建法治權威，要盡一切辦法，確保商店免遭破壞，市民出門免於恐懼，社會言論免受暴力威脅。主席，在這樣的大前提下，我看到財政司司長及各局局長，都為不同行業推出支援措施。

首先談談旅遊業。反修例引起持續示威，大家知道最受影響的是旅遊業。近月訪港旅客數字急跌，跌幅非常大，如果你有接觸過旅遊業界人士的話，便會知道他們首當其衝。

事實上，如果局長你與各業界稍作溝通——當然我現時提及的旅遊業界，他們的情況實在相當艱難——便會知道他們減租的要求真的很強烈。除了減租之外，我亦留意到有些航空公司為維持經營，很可能要裁員。

此外，入境團旅客數字大跌。雖然過去就入境團的問題，我與姚議員多次交手——姚議員不在席——我亦經常與他代表的業界接觸，希望減低入境團對本地居民的影響。

他們亦建議政府設立緊急失業救濟援助基金，為生活陷入困境的前線從業員提供支援。早前有一宗意外——或傷人事件——據聞涉案人士有經濟困難，可能他因此——我沒有查證——受刺激而傷人，所以，我們不要小看未來可能出現的失業問題。政府有責任為那些有機會失業或現在已受失業之苦的人提供援助，亦應該參考2003年SARS期間的做法，為前線員工參加指定培訓課程提供津貼，鼓勵他們提升技能。除了旅遊業受影響之外，零售、百貨、飲食業是第二個"重災區"。因為訪港旅客人數下跌，亦因為市民消費力大減，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的商店都難以經營。我們剛才到隔鄰中信大廈一間食肆午膳，店主說不知如何形容所受到的影響。

我亦有留意張宇人議員在電台的說法。他說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員工就要放取無薪假期，他又估計會有過千間食肆倒閉。他提及自己早前曾與不同業主商討租金問題，但現時只有一兩位大業主願意減租，如果租戶遇到無良業主，遲1天交租都會被截停水、電、冷氣，業界是難以渡過難關的。張議員亦說希望政府就業界貸款作出百分百擔保，協助業界有足夠的資金......

第三個要提及的業界是運輸界。政府公布了第三輪紓困措施，當中為運輸業提供的措施包括向前線的士、小巴司機提供6個月燃料補貼，而專營巴士、商用車輛則獲得一次性5,000元津貼。司機都對有關措施表示支持，但我在所屬選區擺街站時，仍聽到很多司機叫苦連天，覺得有關措施作用有限，一言蔽之，雖然有關措施獲正面回應，但政府都要做好秩序、環境讓司機經營。

建造業方面，我早前留意到業界召開了記者會，說現時財委會積壓了逾700億元的工程撥款申請未審批——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不重複了——例如醫院重建等工程項目。現時，很多工人的開工日數減少了三分之一，情況非常嚴重。業界指近年立法會審批工程項目撥款時快時慢，令業界"一時飽死，一時餓死"，亦導致工人開工不足，影響他們的生計，所以......不過，由於以上幾個行業的工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局長可否談談，除了增加退稅的百分比之外，局方還考慮為這些行業做甚麼呢？

主席，我想藉着是次在《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發言，詳細說明我為何支持當局的修正案，以及闡述我對公共理財的看法。

政府也曾派發現金，在上一財政年度派發了4,000元，但卻弄得滿城風雨及"一鑊粥"，我至今仍會收到零星的市民投訴，指出尚未收到這4,000元。所以，政府只向繳稅較多的納稅人退稅，向最弱勢及最需要幫助的人發放"雙糧"，但對於介乎上述兩者之間的市民卻沒有給予太多照顧。

我雖然支持今次提出的修正案，但卻認為政府要認真考慮如何在不同的經濟周期下，在公共理財方面做到雨露均霑。特別是在經濟好景時，須讓每一階層均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不會讓人感到政府忽略了一大群人或分配不均，因而引起社會不滿。政府一直沒有嘗試建立一個分紅機制，而在公共理財併入這種機制的一個例子是新加坡。

為何政府不能好好建立一個派息機制，令每一市民可公平地成為政府、社會運作的持份者？分紅機制可確保事事一清二楚，大公無私，人人感到合理和平均，並令派發金錢的行政成本減至最低。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好好思考這個問題，否則每次出現豐厚財政盈餘時，便會面對幸福的煩惱，這煩惱甚至會形成一個政治危機。

有些市民感到當局連派發4,000元這麼簡單的事也做不好，還說甚麼其他大道理呢？

我希望政府就此思考一下。

第二方面，除了派發金錢之外，亦要研究如何在市場播種，刺激內需。

我們提出"香港人遊香港"的構思，希望政府資助市民參加本地旅遊團，即使是一天或兩日一夜也好。

當然，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止暴制亂，重建香港的法治權威，因法治有其權威性，市民必須遵守法律，不能以違反法例為榮，以為"跳閘"是很正義的行為，蒙面破壞則完全無需負上刑責。只有恢復法治權威，才能保障我們的自由，從而......

舉例來說，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做生意的自由，不會有公司因其背景、其股東或負責人的政見而受到攻擊或抵制。我們也要有出行的自由，不會因為擔心某地區可能有大型遊行、暴力或騷亂事件而不敢外出。在恢復這些自由後，經濟便能恢復正常狀態，而在這狀態下，政府才會有穩定的收入。

政府必須有改革和創新的思維，才能為香港帶來轉機和希望。

主席，政府就《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落實財政司司長於今年8月中宣布的進一步稅務寬免，應付目前香港面對的內外經濟環境，當中包括將2018-2019課稅年度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75%提升至100%，每宗稅務寬免個案的上限維持在2萬元，我表示支持和歡迎。相信很多市民和企業均會歡迎有關的措施，我亦期望政府能夠盡早落實，使大約200多萬名市民和企業可以得到一些實在的好處，應對現時複雜多變的經濟環境。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稅務寬免上限雖然比較上一個課稅年度為少，但主席，我認為力度不算弱，政府收入會減少近190億元，佔財政盈餘超過四分之一，對納稅人——尤其是中產來說，更可以為他們打氣，鼓勵他們多些消費，間接支持各行各業，例如受到過去數個月社會暴亂而重創的零售、餐飲和旅遊業。稅務寬免的措施由75%提升至100%，不但具有實際作用，對提振目前社會上的士氣也是很有需要的。至於利得稅稅務寬免的修訂，算是"加碼"措施協助工商界渡過經濟難關，足見政府預料，將在本年年底公布的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數字不會太理想，經濟陷入技術性衰退周期將難以避免。然而，稅務寬免的百分比雖然已提升至100%，但以金額來說，即使是原先的75%，政府也只是少收19億元。

如果企業受到現時社會環境和外圍經濟局勢的衝擊，即使上半年有賺了，全年累計下，倒過來虧蝕也說不定，屆時將無法受惠於這些寬免措施。我希望局方能夠繼續密切關注香港未來的經濟情況，在審慎理財的大原則下，需要時便應適當地加強支援措施。其實政府除提升利得稅寬免措施外，也要想方設法協助香港把握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企業的國際業務總部和財資中心，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商機。主席，因為造就商機會較純粹的財政支援更為有利，亦涉及企業投資，例如可考慮引入地區總部稅務優惠，從而鼓勵更多跨國企業在香港投資、設立地區總部和財資中心。對在本地投資，例如成立與科技發展、幫助科技發展相關的知識產權中心的企業，提供優惠利得稅稅率等，政府均有責任仔細研究，並盡快落實可行措施。主席，由於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溫，以及香港社會尚未回復平靜，香港經濟前景極為不樂觀，政府不應該將支援措施止於現在，必須因應複雜多變的環境，先行備妥可能的第四輪、第五輪的提振經濟措施。即使多輪措施會增加政府財政赤字的機會，但憑着政府穩健的財政儲備，在與市民一起抵禦經濟下行的風浪後，相信很快便看到風雨後的彩虹。

《條例草案》原本可以在暑假前提交本會二讀，而當時政府亦沒有提出任何修正案，希望可以盡快通過審議，趕及讓稅務局在今年向市民發出的2018-2019年度最終應繳稅款通知單中反映出這項優惠，讓大家做好財務上的安排。政府亦預計當《條例草案》通過後，將會有190萬名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及145,000個法團/非法團受惠，即可惠及合共2,045 000名納稅人。政府將因此少收約190億元的稅款，當中有170億元屬於個人扣稅，19億元則屬於法團/非法團扣稅。然而，現實情況卻是，今年6月的立法會大會因社會事件爆發而無法召開。到了7月1日，立法會大樓更遭到史無前例的衝擊，被迫停止運作較長一段時間，因此未能按照原定時間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